主席，我想提出一個新產業鏈結合，便是將香港的金融業、創新科技和綠色環保產業，這三大產業結合起來並推出新的舉措。

其實將創新科技、金融和綠色或環保產業結合是世界的大趨勢，而香港作為細小而人口稠密的城市，當然不能夠進行大型工業發展。談到再工業化，我也不知道涉及甚麼產業。我們有人才但沒有土地，所以只可從事一些尖端科技發展，但尖端科技會為人類帶來甚麼好處？當然，尖端科技能夠為人類帶來方便，令我們的環境得以持續發展；這也是世界的大趨勢。

無可否認，金融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產業，佔本地生產總值18%，聘用人數達25萬人。

政府自2009年推出政府債券後，一直有系統地發行政府債券。

甚麼集資才是綠色集資？當然，香港在很多事情上都會跟隨內地及倫敦等指標。如果香港在今年年底加入亞投行，大有可能成為非常重要的綠色金融融資中心，但如果我們至今仍未有這些標準，試問怎能勝任這個角色？

老實說，金融科技這個詞彙在這兩三年十分流行，但大家未必知道當中的涵意。

我上個月發言時提到《放債人條例》，我當時指出，如果我們的金融科技發展漸趨成熟，一般借貸人根本無須透過中介公司取得貸款，因而蒙受損失。

現在談到創新科技，政府竟然連配套稅務措施也沒有，令我感到非常失望。我接着還要談談上市實體核數師監管制度的改革，財政司司長也曾提及這項改革。

財務匯報局會否擔當調查者、起訴人和法庭的角色，即1個機構兼任3職？

財務匯報局每年的支出上限究竟是多少？至於每一個持份者，包括股票市場的投資者、不同的核數師行，究竟要分攤這個監管機構多少財政負擔？就這兩大問題，今時今日，我們已經斡旋四五年，但問題仍未能解決。

談到綠色產業，我必須用最後的兩分鐘談談一項全城反對的措施，就是電動私家車不獲全數寬免首次登記稅。政府宣布取消全數豁免電動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新的寬免上限為97,500元，這簡直是倒行逆施。

有政府官員對我說，其實政府主要鼓勵的不是電動私家車，而是電動公共交通工具。

我覺得電動車首次登記稅豁免......

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是陳茂波先生擔任財政司司長的第一份預算案，預算案的特點是對公共理財哲學作出詳細的論述，闡明了公共財政的目標和方向。在對應銜接施政報告的措施方面，預算案在教育、社會福利、衞生及基建方面都有相應的資源配合，為經營困難的行業及弱勢社群額外增加資源，稱得上是一份相對較全面的預算案。香港的累積財政儲備於2017年3月創歷史新高，達9,360億元，相等於24個月的政府開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列為發達經濟體的35個地方中，香港是唯一一個能在過去10年持續錄得財政盈餘的經濟體。這固然反映我們的經濟向好，政府收入豐厚，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近發表的報告中，亦對特區政府的"保守預測"、"收入超越目標"及"開支不達目標"的經濟影響表示關注。我認為既然政府目前有充分的財政資源，應當適當地增加投入，用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公共財政盈餘並非越多越好，如何在穩健理財的大原則下，讓財政資源得到善用，是政府應該深思的問題。主席，去年旅遊業整體情況不景氣，在入境旅遊方面，訪港旅客量持續下跌，去年總體旅客量下跌4.5%，當中內地旅客人數下跌近7%。訪港旅客量下跌，連累相關的消費行業，酒店入住率及收入減少，零售業總銷售貨值已經連續24個月下跌。

針對業界面臨的問題，政府接納了業界的建議，繼續為旅行社、酒店、旅館、食肆及小販免收1年的牌照費用，雖然金額不多，但反映政府關心這部分經營者的困境，我歡迎相關的措施。

旅遊業的產業鏈相當長，除了帶動景點、酒店、交通及娛樂等行業，亦會影響零售、飲食、物流運輸、廣告出版及基建等各方面。根據世界旅遊業理事會推算，香港旅遊業對GDP的間接貢獻比率高達16.8%，就業人口為559,000，佔總勞動人口的14.7%。從全球範圍來看，十分之一的工作崗位由旅遊業創造，正因為牽涉面大，當香港的失業率一旦上升，旅遊業不景氣往往被經濟學家視為影響就業率的主要因素，並不像某些議員所說只有5%的生產總值，放棄亦無關重要。我希望政府繼續多關心旅遊業，支援措施能夠持之以恆。主席，過去一年，隨着香港的政治氣氛緩和，針對內地旅客的負面新聞相對減少，強迫購物和"劏客"的情況亦有所改善。最近，法庭對一宗藥房以"斤"變"錢"的伎倆詐騙內地旅客的案件作出判決，店員被判刑6個月，為同類案件中最重的刑罰。法庭指出需要保護公眾和旅客，以及香港購物之都的聲譽，必須判以阻嚇性刑罰。嚴厲處罰欺詐旅客的行為，重塑香港好客形象，對建立香港旅遊業的良好聲譽有正面作用。在各方面一起努力下，今年首兩個月的訪港旅客人數整體上升1.4%，當中非內地旅客上升2.8%，內地旅客亦上升1%；3月上半月的升幅更達至5.5%。如果向好的勢頭持續，而且沒有太多負面信息和突發事件，旅遊業有望從谷底反彈。當此之際，今年預算案增加撥款2億4,300萬元支援旅遊業發展，我相信業界及公眾都會歡迎，因為這項措施有助加速旅遊業復蘇。旅遊業周期性復蘇在望，但長期和基礎的問題仍然存在，政府應該趁勢善用資源，幫助旅遊業持續健康地發展。這次撥款中新增一項1,700萬元用於推廣旅遊產品多元化，推動本地特色旅遊活動先導計劃和綠色深度遊先導計劃，雖然總的而言金額並不多，但總算回應了市民、業界和議員的訴求。香港有不少風景優美的郊野公園和行山徑，亦有獨特的世界地質公園。推廣綠色旅遊，不能單靠撥款擴大宣傳便能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善用這些珍貴的資源，讓更多旅客親歷其境，親身體驗其價值。香港具備觀賞價值的自然景點為數不少，但適合旅客的景點條件參差。我建議當局先物色一些條件較好的線路作為試點，先從完善方便市民和海外旅客的設施做起，例如洗手間、垃圾收集中心、旅客休息站和旅客諮詢中心等。在有穩定電力供應和電訊信號覆蓋的線路優先加裝免費Wi-Fi，沿途增加QR code，方便旅客用手機讀取相關信息。這些信息可以是圖片、文字介紹，也可以是多種語言的語音導賞，以加深旅客的參與度，達到教育和推廣的效果。對部分交通不便的地質公園或有潛質的景點，政府可以考慮與旅遊業界及運輸業合作，提供適當的補貼，鼓勵開辦相關的線路，為市民和旅客提供最大的便利。這些試點措施的成效應予定期檢討，待成熟之後，由相關業界自負盈虧，通過以點帶面，由此及彼，逐步提升我們對綠色旅遊的接待能力。在吸引高消費旅客方面，預算案撥款1,200萬元推出過境旅客留港優惠計劃，針對過境旅客的優惠計劃不是新鮮事，新加坡很早已經為過境旅客提供免費旅遊服務，只要轉機時間超過5小時，便可以參加免費旅行團，欣賞城市風光。2016年，香港國際機場全年旅客量突破7,000萬人次，當中過境旅客佔三分之一，如果能夠提供誘因，令他們在機場範圍以外地方消費，當然是好事，如果他們能成為過夜旅客便更好。

這些建議措施可進一步強化香港機場的龍頭地位，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加緊與粵澳兩地相關機構商討細節。雖然香港航空業發展前景亮麗，但仍存在隱患。目前機場容量已經飽和，甚至已制約香港航空業的發展。根據民航處的數據，過去3年，航空公司申請固定航班時段和包機被拒的宗數持續上升，由2014年每天平均被拒100班次，大幅上升至2016年的每天150班次，升幅達到50%，反映航空公司在香港開拓航線的難度增加。希望當局能夠妥善處理航空公司增加航班的申請，在三跑系統未建成前，盡量避免航空公司因為香港機場飽和而轉投其他機場。主席，預算案提出撥款500萬元，透過香港旅遊業議會資助旅遊從業員的培訓，其中包括旅行社員工、導遊及領隊，提高行業服務質素，這是值得鼓勵的做法。

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用了31段文字解說政府的公共理財哲學。字數絕對不少，但在檢視過程中，他並沒有詳細說明所謂的理財哲學是甚麼，以及如何依據有關的理財哲學轉化成具體行為。

第一，政府的行為應適度有為。

因此，在投資未來時，究竟衡工量值的基準為何？另一個目標是，政府必須公平公義地分享經濟成果，但合理的經濟分配又是甚麼一回事？在今年的預算案中，如果按照這個目標，為何沒有任何緩解項目以幫助"N無人士"？

然而，經過長時間的"派糖"行為後，政府至今仍未找到好的方法能夠做到財政司司長在文件中所說的公平公義、分享成果。

我們也同意，每當有意外之財時，應以專款專項形式成立種子基金或以預留撥款的方法，為不同的政策項目預留財政來源，為未來奠定一個良好的基礎。正因如此，民主黨一直推動政府為基層醫療成立種子基金，透過基金滾存利息，為基層醫療提供足夠的資源。

政府在過去數年已展開有關工作，例如在2014年成立房屋儲備金，在2016年為醫院管理局預留2,000億元的專款承擔，以推行"10年醫院發展計劃"，而今年的預算案亦已預留610億元，加強安老、體育支援、創科發展等政策。然而，政府在預留各項撥款時卻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以致出現了以下數個我認為很重要的問題。

以房屋儲備金為例，政府把儲備金投資於外匯基金，在過去兩年分別獲得3.3%及2.8%的回報，令儲備金的金額由720億元增加至770億元。

這樣便可以確保醫管局有更多資源應對醫療服務所需的設備或硬件。

政府經常強調要小心運用資源，而政策亦需要資源配合，以致很多政黨和民間提出的建議均未能落實。

預算案預留的撥款是否真的具有這麼大彈性，可以不理政策原意而繼續適用於已經"走樣"的政策？最後，我還想提出一點，政府成立基金或預留撥款往往令到外間難以評估其財政狀況，甚至低估其財政儲備。這樣只會令公眾覺得，政府運用"財技"以逃避與市民分享經濟成果。以房屋儲備金為例，由於儲備金是存放於外匯基金，所以不會計算在政府帳目內，同時亦不屬於財政儲備的一部分。當我們說政府有超過9,000億元儲備時，其實還有多少個像房屋儲備金般的小金庫存放於外匯基金呢？有多少政策其實已獲財政撥款，只是政府一直沒有推動而已？政府當然會說，大家可以透過不同的財務報表或中期預測了解政府的實際財政狀況。但是，由於存在不同的基金、預留撥款，甚至其他不同名目的儲備，一般人或在座很多同事都難以客觀地掌握政府的財政狀況。事實上，在今年的預算案中，大家看到在2017-2018年度，政府預計的福利開支是733億元，但當中預留的300億元撥款如何有別於其他經常性開支？

事實上，連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也不大清楚將來是否一定要包含在內，抑或可以分開處理。

此外，我感到奇怪的是，為何政府在撥出300億元時，沒有針對安老宿位及殘疾人士宿位不足的問題，訂定類似興建相關宿位的10年計劃，並利用這300億元推行有關計劃？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便可以像興建醫院或房屋的計劃一樣進行討論，然後由政府撥出足夠的資源應付有關政策的所需開支。政府是否應該盡快提出興建宿位的10年計劃，讓社會知道政府有決心應對有關問題？

然而，很多基建項目的成效均備受質疑。

即使我不討論大型基建項目是否"大白象"工程，但不同的政府部門所推出的多項中小型工程卻似乎是"為使而使"，效果有欠理想。例如一些"斷截禾蟲"般的單車徑，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每年更新場地設施，但很多設施只用了數年又再次更換。政府美其名是令設施更安全，但到頭來只是浪費。如果香港政府不是擁有這麼大筆財政儲備，在考慮相關問題時會否更小心審慎？

主席，學術界有一種說法，就是政府坐擁過多儲備，其實也是有成本的。儲備太多可能會令政府變成"大花筒"及"為使而使"。

否則，政府將會經常出現"為使而使"的情況，甚至令到我們寶貴的社會資源浪費在官僚架構的行政開支上，而這絕對不是社會......向前走應有的行為......

主席，首先，我們該如何看這份財政預算案？

我認為這說法完全政治不正確。站在國家的立場，今年正正是香港主權移交20周年，在20周年的時刻，用一個稍為正面的形容詞來評價這份預算案，是平凡，平凡至一個無法批評的地步。

若要政治正確，今天不應作如此評價，不過我並不太關心這種角度，因為這是你們的事，與我無大關係。

由於政府無法估量新移民的人口增長，以致無法就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保障制度，作出比較理性的估算，結果出現了這麼多"N無人士"及"N無住戶"。

社會出現林林總總的問題，根源是人口。例如專科門診，看眼科要輪候3年，莫以為港島區的情況較好，住在港島西的朋友便知道，在港島區西環看婦科專科門診，竟然輪候一年半亦未必能就診，為何會出現這情況？

有沒有能力想象這一萬多億元的儲備可以帶來甚麼願景？現在的政府不會有，我可以肯定將來的政府也不會有。

香港政府過去10多年經常說要減排，要改善空氣質素，推動電動車，又推行一系列環保政策。

再說這措施跟民生無關，試問Tesla電動車與平民百姓有何關係？

政府無的放矢，最終只有一個結果，就是市場無法接收到其信息。電動車推出了10年，當我們以為政府推行環保，推動綠色旅遊或綠色事業時，司長卻突然一下子無緣無故取消優惠。這並非理財哲學的改變，亦不是管理哲學的改變，他只是純粹不喜歡一個人。當然，背後可能牽涉一些黨派或不同國家的利益鬥爭在內，但已超乎我們平民百姓的討論範圍。主席，我已花太多時間談論這份預算案了，10分鐘已然太多，我不應該浪費香港人、浪費議會多於10分鐘的時間。我謹此發言。

代理主席，我今天發言，先就食水問題對財政預算案作出回應。目前供應本港的食水，大約兩至三成來自本地收集的雨水，其餘七至八成則是從廣東省輸入的東江水。由於東江水是供港食水的主要來源，其水質當然備受關注。

就此，政府回應指出，如不鎖定供水額，當遇上百年一遇的旱季時，就無法保證香港可以全日供水，屆時便要限制用水。

有學者曾研究有關供水協議是否合理；民主黨亦一直批評這份供水協議自2006年制訂後，在10年間也未曾好好檢討。我們認為政府和發展局並沒有從香港人的利益出發，全力與廣東省政府協商出一個較合理，以及為香港人利益提供更大保障的供水協議。首先，當中第一個問題出於統包制。

東江水並非只供港人飲用，廣東省東莞和深圳等地除在當地設有水塘外，亦有購入東江水。

我希望政府今年稍後時間，會再與廣東政府協商供水協議，認真研究對香港更有利的供水協議，爭取按量收費。

過去一段時間，人民幣不斷升值，以致我們購買的東江水越來越貴。

供水協議下統包制以人民幣結算，匯率因素過於重要。隨着人民幣不斷升值，由2006年起，人民幣兌港元升值12%，而香港購買東江水的價格升幅更達92%。

如過去10年用按量收費方式支付東江水的話，香港合共可節省大約54億港元的開支。本港政府官員過去10年來有否躲懶，未盡全力替香港爭取更合理的東江水協議機制，以按量收費取代統包制？

與此同時，我們亦能預留珍貴的水資源予廣東的市民。

財政司司長亦在預算案表示，醫療衞生的經常開支預算總額為619億元，按年度修訂預算增加32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的17%。主要的新措施包括增聘醫護人手，以及將長者醫療券的受惠年齡由70歲降至65歲。

然而，增加開支是否就能改善現有服務？

公營醫療服務廣泛，種類繁多，每項服務都大有改善空間。例如專科輪候時間、對精神病病人和認知障礙症服務的支援，以至基層醫療服務方面，均顯示香港的醫療服務亟需改善。我們期待政府在這些最弱環節投放更多資源，縮短專科服務的輪候時間。隨着香港人口老化，在不斷增加資源的同時，我們亦需增加醫護人手及縮短輪候時間。

我至今仍看不到政府有採取甚麼有效措施，挽留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不單醫生，護士、物理治療師及相關資深員工都有離隊的趨勢。

關於認知障礙症的服務，我們希望政府投放更多資源，提升認知障礙症病人的診斷、確診及治療服務，以助他們延緩衰退；我們亦期望社會福利署能在社區提供足夠的支援。

他為未來作出的所謂財政撥備，竟然完全不包括託兒服務，令人非常憤怒和不滿。

本港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應釋放婦女勞動力，令女性的人生有更多選擇。

代理主席，各位同事早晨。今天是我第一次參與財政預算案二讀辯論，我仍然是一位相當缺乏經驗的議員，還有很多事情要跟大家學習。在一個730萬人的城市，作為僅有的35位直選議員之一，我理應認為這次參與討論香港公共財政的機會很珍貴，但實際上，我覺得很惆悵，因為一方面我很想落實市民授權我推動的社會和民主改革，但另一方面又看到由殖民地延續至今的各種制約，令立法會舉步維艱。如果要說預算案的內容，可以說的事有很多，但如果要帶動真正改變，就不知道從何入手。

過去數年預算案的關鍵及未來很多年預算案的關鍵，都是基建開支。

凡此種種，相信今時今日，很多市民都非常明白。基建不單花費多，而且更決定了未來50年，甚至100年的城市發展方式及土地分配，決定了很多香港人的命運。簡單而言，盧偉國議員認為建造業的工程費每年須達2,000億元，我認為方向錯誤，會累死香港。但是，我們今天在此沒有機會討論基建的問題。怎樣才算是討論基建問題呢？第一，就是我們要有權力、有機制，認真去審視賣地收入的用途。按照香港法例第2A章《基本工程儲備基金》註腳，從土地交易所收受的地價收入會記入基金的貸項下。換言之，政府怎樣可以不斷燒錢搞基建？有了上述決議，政府只要不斷賣地便可以。不斷賣地，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就會有足夠資源去推動基建。賣地收入有否其他用途呢？

不過，同一項決議的d項提到："財政司司長可——i將基金內基金不需用的款項的結餘從基金撥入政府一般收入內"。

但是，多年來，財政司司長有否這樣做過？

他反而說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款額不夠，要由一般收入帳目調撥過去。我認為討論預算案，就是應該討論有關安排，而且必須予以討論，因為財政司司長在這方面可行使的權力，正是整份預算案的重要前提。第二項我認為很應該審議的事，同樣與預算案有關。今年2月23日，發展局局長馬紹祥公布2017-2018年度政府賣地計劃，來年推售28幅住宅地。這項計劃的公布背景，自然就是預算案，即賣地計劃可以勉強算是預算案的一部分，但偏偏立法會沒有機會正式審議。

其實，賣地計劃正是決定基建開支是否有足夠的財務支持。如果立法會不討論賣地計劃，便無法履行《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賦予我們的職能：批准公共開支。

我亦會繼續摸索怎樣可以在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落實這個想法。如果各位同事對如何打破我們無法討論這兩項議題的困局有任何想法，可以找我談談，因為基建正是香港公共財政的一把鎖。由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到今日保守估計4,000億元的東大嶼都會、數百億元的11號幹線、1,200億元幫地產商套現的新界東北發展等，其實我們明白為何財政司司長過去總要不斷強調"量入為出"，因為開支龐大。現時，基建工程做到一半，未付的款項還有3,000億元，未來數年，無論賣地成績多好，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仍然會進入赤字時代。"靚地"、"貴地"全部賣給地產商，房屋政策毫無寸進，香港市民做樓奴，社福醫療繼續"吊鹽水"，環境成本不斷上升，本地農業與鄉郊社區越來越萎縮，全球氣候變化危機一旦來臨，我們一定束手無策，全無抵抗力。這把基建的鎖一日不解開，預算案就未能就改善民生提供空間。

其實大家都知道，就是香港要有一個民主政制。

很多民主派同事已經就預算案發表意見，建制派同事則一如既往，一邊對政府"少罵大幫忙"，一邊說我們又"拉布"，但其實立法會的角色是甚麼？今天我很希望可以從立法會審批預算案過程中的局限和缺失，針對香港需要一個怎樣的立法會，一起尋找有意義的答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曾經說過："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為了保持香港的穩定和行政效率，行政長官應有實權，但同時也要受到制約。"立法會到本屆已是第六屆，我相信熟悉這個制度和了解立法會運作的香港市民，包括各位同事，到今時今日已深深明白，立法和行政關係從來都不是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而在絕大部分時間只有配合，沒有制衡。功能界別當然是問題的其中一環，但《基本法》為香港的立法機關設下局限，並造成行政獨大的局面，而其中一個大家經常忽略的限制，便是香港的公共財政制度和程序，包括今天我們進行二讀的預算案撥款。今天已經是2017年，建制派同事經常吹噓今天香港有多進步，中國有多強大，但現時規範立法會進行預算案撥款的程序究竟如何？這個程序由殖民地時代開始運作，至今已接近180年。

其實，只有一種情況立法會可以行使實權，便是否決撥款法案，但這對立法機關來說是"自殺式襲擊"，因為如果我們否決了撥款法案，行政長官可以解散立法會，由此帶來的政治動盪和不可預測性極高。

非常遺憾，我們只能遵從這套英國殖民地時代訂立的制度，難以做到甚麼。那麼，審議撥款又有甚麼意義呢？我看了英國過去的討論，因為香港的制度源於英國制度。在19世紀，英國憲法理論家厄斯金梅說，國會審議的撥款其實是"把預定款項撥予政府個別服務的制度，以確定提交國會的預算有否反映於最終的開支模式。這代表立法會審議預算案的標準，低到只看政府訂立的開支預算與政策目標有否衝突，或有否多用錢。所以，立法會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既不能增加總目或分目的開支，亦不能刪去整個總目，只能提出在某分目中削減開支。議員如果不同意政府的原有政策目標，該如何是好？

我特別想指出的是，這種行政機關獨大且不透明，不用向立法會負責的用錢方法，可能很多同事會說是行之有效，但如果政府一直如此走下去，尤其是我們在今屆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上已揭發種種財政醜聞，這套制度有一天總會"爆煲"。中國經濟大局充滿變數，我們與中國的融合又偏偏越來越深入，越來越複雜，如此走下去，最終一定會導致行政和立法關係越來越差，香港的政治局勢亦會越來越不穩定。

我相信大家都有尊嚴，很多同事剛剛到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我想大家都不想香港立法會矮化得像人大一樣，成為拍手通過議案的橡皮圖章。我們加入立法會，不是要被政府呼之則來，揮之則去，"搓圓按扁"，毫無牙力。全世界的立法機關，除了獨裁政體外，不外乎只有兩個角色，一是立法，二是審議行政機關如何使用公帑。如果我們對今天的情況，對立法機關現時受到矮化和屈辱的情況視若無睹，心甘情願地配合政府，恐怕香港的立法機關遠遠不能擔當正常立法機關應有的角色和功能。希望各位同事，特別是建制派同事，看看現時的情況，不要隨便指責其他議員"拉布"，而要探討我們如何能整體強化立法會審議預算案和守護公帑的功能。我謹此陳辭，反對本年度的預算案。

代理主席，我相信建制派、泛民主派或反對派的議員，大家都各有理想，我不信議員在審議財政預算案或立法會的工作時，會以"拉布"癱瘓政府為己任。這樣不單不利於社會運作，社會亦須付出沉重代價。

我希望泛民主派或反對派的議員能看到出現了甚麼問題。現時並非立法會沒有權力，而是有些議員濫用他們作為代議士的身份，在此大放厥辭。這是今屆政府最後一份預算案，首先，我會就醫療衞生和交通發言。

就過去數年的公共財政開支而言，醫療方面的確有所增加。2007年的醫療開支為350億元，而2017年的開支為573億元，還再加上2,000億元重建醫院基金。

"治未病"這概念，有些人可能以為中醫學才會有，其實不然。整個醫療體系都應體現這概念。我舉一個例子，在前天的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們討論罕見疾病，罕見疾病的問題源於甚麼呢？

很可惜，今年是我第五年擔任立法會議員，但我們提出的產前檢查建議，政府只接受了當中一小部分，逐步在醫院推行，但卻仍源用之前的做法，例如檢驗胎兒是否患有唐氏綜合症，仍然使用照超聲波、度頸皮或刺穿抽羊水的方法，為孕婦帶來風險。

可是，我們的周邊地區早已設立罕見疾病資料庫，備有全套治療方法和防預方法的資料，為何我們直至今天仍未做呢？關於罕見疾病，我們希望政府可以"治未病"，盡快就罕見疾病進行防治，以及就藥物進行立法，並就認知、防禦、診斷、治療及社會服務各方面作出完整規劃，防止有人因為醫療措施不足而要付出沉重代價，這便是"治未病"的精神。

大家都知道，現時所有醫院的病床爆滿，特別是精神科的病床。

所有醫生都知道，官員也應知道，絕大部分精神病人均不喜歡服藥，他們認為自己沒有事，不願服藥，繼而發病，發病了一次、兩次、三次後，他們便會失去自理能力，成為永久精神病人。

雖然針劑較為昂貴，但計及所有醫療開支，其實可以節省很多金錢，亦可以節省很多病床的開支。

民建聯向政府爭取成立一個50億元的中醫藥發展基金，提出至今已是第三年，預算案依然隻字不提。我希望政府把"治未病"的概念用於公營醫療體系上，市民所遭受的醫療對待不應變成惡性循環，而應從惡性循環中抽出來，令所有市民能有尊嚴地獲得醫治，否則，即使政府繼續興建醫院或投入資源，由350億元增至573億元，接着可能又要增至1,000億元，那怎麼辦？那便要市民掏腰包、公營融資或醫療融資，但這樣是無法解決問題的，有好的方法便應採用。所以，我希望下屆政府重新檢討整個醫療體系的定位。由於時間有限，我要談一談交通問題。日前港鐵觀塘線出現嚴重事故，令超過60萬名九龍東居民非常彷徨。在下班的黃金時間內出現這種事故，實在是一場災難，亦敲響了警鐘。香港人口非常稠密，大部分人都依靠鐵路運輸，而香港的整體運輸政策以鐵路為骨幹，說得難聽一點，政府希望以一鐵獨大來處理所有交通問題。

我知道，近年反對派議員經常指所有基建均是"大白象"，但大家試想想，沒有基建，市民出入又靠甚麼？我希望政府盡快落實興建東九龍線，以服務部分市民。

結果，未來新界西，洪水橋、古洞北、元朗南及錦田南的人口，再加上屯門沿線、北環線接駁至西鐵，計算起來，將增加70萬人口，等於新界西多了一個屯門，結果是迫爆鐵路車站。屯荃鐵路是為了讓屯門部分居民可以經屯荃鐵路迅速到市區，但政府卻否決了。今天我再向局長提出一個新概念，稱之為新界鐵路，由屯門、荃灣、葵青至沙田，在新界東鐵路與新界西鐵路之間接駁一條橫向的鐵路，提高整個鐵路系統的應變能力，一旦某地區出現問題，便可以透過這條中間線將乘客轉移到另一條線，同時亦可紓緩未來人口增長的運輸需求。雖然有其他議員提出，希望興建第三條跨海鐵路，但此建議會受中部填海限制，相信30年內都未必成事。香港現時面對的鐵路問題相當嚴峻，我們慎重提出這要求，希望政府考慮。同時，我亦希望政府優化行人友善政策，至於能否讓行人"行得醒、行得通、行得妥"，亦須注資，希望政府能成立一個50億元的"上坡電梯基金"。近數年，政府設置了很多升降機和電梯，這是德政，但如果乘搭要排長龍，人們又會說是"大白象"工程，這樣，恐怕永遠都不能成事，長者行動不便，仍無升降機或扶手電梯可用。所以，我希望政府成立"上坡電梯基金"。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這份財政預算案是陳茂波司長今年1月匆匆走馬上任後，用只有1個多月時間準備的首份預算案。雖然又再因為政府估計錯誤，令庫房再度滿瀉，錄得928億元巨額盈餘，但司長並無好像外界期望般大灑金錢，"派糖"取悅市民，而是"應使則使"，沒有偏離審慎理財的原則，值得我們欣賞。我認為，以一個看守政府的"財爺"而言，本着審慎理財、"應使則使"、居安思危的原則辦事，留下更多"子彈"給下屆政府開創新局，這可以理解。我比較欣賞的，是司長這份預算案願意面對中產苦況，不再是簡單的退稅，而是調整稅階，由40,000元擴至45,000元，是9年來首次調整。雖然調整幅度不算太大，但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紓緩作用。如果可以再進一步紓緩中產階級的稅務負擔，例如降低17%的邊際稅率或15%個人標準稅率便更理想，也可以吸引世界各國更多人才匯聚香港。此外，我十分認同司長預留300億元改善長者生活，因為長者為香港貢獻了大半生，應該可以過有尊嚴的晚年生活。

我亦樂意看到我爭取多年的"福建計劃"終於獲得政府接納，令返回福建養老的長者能與返回廣東省養老的長者看齊，同樣有資格可以領取"生果金"回鄉養老。我期望這項德政日後能得以進一步擴展。代理主席，我認為如果我們要繼續改善民生，就要全力發展經濟。然而，環顧香港現有的四大經濟支柱，旅遊業因為旅客下降，加上旅客消費減少，發展遭遇很大壓力；在貿易物流業方面，我們的地位遭受鄰近地區的嚴峻挑戰，隨時會走下坡；至於專業服務及工商業支援服務發展空間有限，也是眾所周知。香港唯一的優勢，就是金融業仍可搭上內地經濟高速發展的列車。雖然司長並非出身金融界，他在預算案中卻表現出對金融市場動態的掌握，表明既要維持上市平台的競爭力，同時也着重維護市場的質素，關注創業板股份出現股價大幅波動，而且支持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致力透過監管和執法工作，打擊市場的違規行動。

良好的監管制度和市場的發展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只是司長在這方面着墨不多。我期望司長在餘下的任期——或如果可以過渡到新班子——要想盡辦法，加強推動市場發展，致力建立高質素、有秩序、有吸引力的金融市場，俾能吸引更多海外大企業來港進行融資活動，甚至在香港上市。雖然中央政府已明言，香港和內地今年可以開通債券通，為香港的金融互聯互通項目增加另一個亮點，但未來我們仍然要追求更多的互聯互通項目，包括開通"IPO"新股通、爭取成立滬深300指數，各種商品期貨互聯互通，令香港的金融市場可以不斷壯大，不斷創新。此外，我們應該積極配合國家的"一帶一路"政策，以至積極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為香港創造更多的商機和發展機會。只要財務委員會稍後通過香港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所需的資金撥款，香港便可以正式成為亞投行的成員，藉着參與各個發展項目，加強"一帶一路"的國家發展關係，積極吸引跨國企業來香港融資上市。此外，因應新經濟體系和互聯網行業迅速發展，加快發展第三板市場可以說是刻不容緩，而政府亦需要運用一些新思維，積極推動，開創新局。談到大灣區的發展，我們更是不容錯過，因為這機會就在我們的門口。總理今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這項發展計劃，便是要提醒我們如何配合周邊地區的優勢，將經濟這塊"餅"造大做強，尋求經濟新突破。粵港澳大灣區在2015年的GDP達到11.2萬億元，是東京灣區的三分之二。

再者，港深金融發展潛力加在一起，更可打造亞洲區的全球金融中心。所以，我期望司長在下周三參與特首領導的粵港澳大灣區考察團時，可以詳細研究本港金融業在這大灣區的商機，如何發展我們在區內的金融龍頭角色，以及如何進一步利用香港的CEPA協助本地金融界開拓內地業務。司長稍後回應預算案辯論時，亦能夠向我們講述大灣區的訪問成果，以及香港金融工商界有甚麼項目可以參與大灣區的建設。代理主席，香港現時正遇上發展瓶頸。我們的經濟發展長期都低於2%的水平；反觀鄰近的深圳，發展更是一日千里，創新產業有聲有色，若非人民幣貶值，經濟總量早已超越香港。故此，我們必須奮起直追，放眼於經濟發展，放眼於龐大祖國市場發展帶來的機遇。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預算案。

作為一個看守政府，只餘下數個月時間，這是無可厚非的，無謂騎劫下一屆政府推行某些政策。當然，這個政府在政治行動上卻絕非看守，反而非常積極，但在經濟、社會政策方面則不然。

唯一的新內容是在我所屬的資訊科技界或科技發展方面，預留100億元支援香港的創科發展，但卻沒有提供詳情。

成立創新、科技發展與"再工業化"委員會，只是成立多一個委員會。

問題是遠水不能救近火，現在該怎麼辦？

第一，科技人才培訓力度不足。老實說，不僅是科技人才，全香港所有人才培訓的新措施和支援同樣不足。

今次預算案沒有任何措施幫助在職人士進修，自我提升科技技能。

第二，缺乏措施吸引公司落戶香港，並且令香港的科技企業走出去。政府說的"走出去"，似乎一定是向北，其實很多曾經北上的公司也表示問題相當多。即使有河套區這個神仙棒，也要等十年八載才見成效。

早前的施政報告或現時的預算案，有否撥出更多資源研究共享經濟、金融科技、無人機的法規、自動輔助駕駛技術、啟動開放數據，以及政府內部革新等？

一方面，我認為新加坡的預算案有很多地方可供借鏡；另一方面，它令我反思，為何香港人、香港議會、香港傳媒不參考一下其他國家的做法？

我認為整個社會應該反思一下。代理主席，創新及科技局這幾天正在舉行多項大型活動，前3天在會展舉行了多個論壇，我在財務委員會提問時問及所花費的700多萬元。下星期還有多個關乎資訊科技方面的論壇或項目。

金錢也是其次，時間反而最重要。

二十年前，甚至30年前，外國城市已經採用這些措施。運輸署最近設立數個泊車停車咪錶以進行測試，除可使用八達通以外，更可以其他信用卡付款。

這樣做對學校也有好處。

主席，這份財政預算案是新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發表的第一份預算案，我希望這不是他最後一份預算案。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結果，市民對今年預算案的評分是55.7分，而對陳茂波的個人評分亦較他之前出任發展局局長時為高，可見市民對本預算案的反應相當正面。我亦很感謝和歡迎司長編寫這份內容豐富的預算案，但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們要不斷向前，努力建設，與時並進。這份預算案跟施政報告相當吻合。主席，今年的預算案雖然減少了"派糖"，由去年的388億元減至351億元，但大家細心想想，政府並非需要經常"派糖"，事有輕重緩急之分，我認為政府現時已做得不錯，但有幾點我很希望與局長分享，或許他可以給予更大關注。一份良好的預算案，應該關心社會上資源如何運用，照顧社會的不同層面，包括長者和青少年，當然亦要照顧低下階層，而夾心階層也不容忽視。為企業打造前路時，政府在政策上施以援手和給予指引，亦至為重要。香港是一個以金融和貿易為主的地方，照顧大企業在所難免，但亦不能忽略中小企，因為香港的經貿以中小企為主。因此，我希望就今年預算案的內容，跟司局長分享4點。第一是敬老感恩；第二是活化強制性公積金；第三是扶持青年人，但青年人亦須懂得承擔；第四是減少社會撕裂，而縫合傷口則需要愛與包容。首先，我原則上支持全民退休保障計劃，覺得這個概念不錯，但如何落實？就目前政府提出的多支柱退休模式而言，即包括多層的社會保障、強積金、自願儲蓄，以及其他方面的公共服務，這些範疇和方向均是正確的，但須予以優化。

現時長者生活津貼惠及超過44萬人，差不多佔整體長者人口的四成，還有六成人未能惠及。

如果我們可以令長者有更佳的生活保障，最低限度一步步向前走，將來他們不用擔心，青年人亦無須憂慮他們日後的生活，最後誰有得着呢？

我們的父母日後如蒙主寵召，他們不能把錢帶上天堂，最後還是留給子女享受，為人子女者根本無須擔心。第二，我想跟大家談談活化強積金的問題。司長，我們都要作出強積金供款，但戶口有多少錢，我從來都沒興趣理會，很多人則沒有時間理會。

但是，錢要用得其所，我們要大方，但亦不能浪費。現在香港已有15年免費教育，3年幼稚園學費津貼。

二十年來，原來UGC為大學生承擔了80%的大學學費，真是有沒有"搞錯"？

再說，如果我們不愛國家、不愛社會、不愛自己人，我們還愛誰？昨天我們看到一則新聞，UA的乘客被人拖落飛機，這是美國精神嗎，還是世界精神？我覺得世界要有更大的包容，中國人的標準是"有容乃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希望我們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多謝主席。

主席，陳茂波司長在今年1月16日走馬上任，並在約1個月後發表其任內的第一份，亦是本屆政府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我留意到司長當天的演辭提到，會盡力"運用我們大家一起努力積累下來的財富，照顧社會上有需要的市民，紓緩中產家庭的生活重擔，以及為香港建設美好的將來作出恰當的投資"。至於這份預算案，我認為也算是一份"穩中有進"的預算案，尤其是以往在預算案中一向被忽略的中產階層，在今年的預算案中總算找到他們的身影，算是對中產的一點交代。我以下會先就預算案提及的教育措施發言，接着便會就近期社會較為關心的議題發表一些意見。主席，股票市場的投資反映大家對未來經濟的信心，而教育制度的投資則反映政府謀劃未來人力資源的決心。在這份預算案中，政府就如何優化本港的教育制度推出了一些措施，包括加強資助幼稚園教育及職業專才教育，以及向持續進修基金額外注資15億元等。這些措施有助應對部分積壓已久的教育問題，是值得肯定的。不過，正如我在之前的施政報告辯論中指出，教育問題千絲萬縷，錯綜複雜，涉及很多互相牽動的板塊，並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可以解決。可惜，與最新一份施政報告一樣，今年的預算案就教育問題所開出的藥方可以說是相當溫和及保守，不足以治癒香港現時教育制度的弊病。當大家看到電視廣告在不斷說"只要身體健康，藥箱都可以變成首飾箱"的時候，我們不希望政府把"首飾箱當成藥箱"。舉例而言，在幼稚園教育方面，預算案提出落實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以取代之前的學前教育學券計劃，政府每年為此而增加的開支是27億元。不過，須知道，所謂的免費幼稚園教育並不是完全免費的，因為不少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學生的家長仍須支付高昂的學費。教育局拒絕將全日制及長全日制納入免費計劃，這並非金錢的問題，而是教育局官員堅守僵化的官僚原則，認為半日制的幼兒教育已能達到幼兒教育的目標，而忽略了應從人性化的角度思考政策。

因此，我期望政府真的能夠以人為本，認真考慮全面落實真正的15年免費教育，提供更多全日制及長全日制的幼稚園學額，讓所有學生都能夠真正受惠。主席，除了免費學額之外，足夠的校舍其實亦非常重要。大家近日從報章得悉，社會十分關注有幼稚園因承受不了業主大幅加租而決定停辦，致令很多家長非常彷徨，並為子女另覓學校而四出奔波，心力交瘁。我期望政府能夠重視教育土地的問題，確保有足夠土地撥作幼稚園校舍的用途，包括增加公營房屋內由政府擁有的幼稚園校舍，以及在規劃新市鎮時預留土地，並探討在私人屋邨作出類似安排的可能性等。除了幼兒教育之外，我們亦一直非常關注特殊學習及少數族裔兒童的教育需要。民建聯多年來提出了不少建議，包括要求設立跨局、跨部門的平台，專責統籌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在不同階段所需要的醫療及教育服務政策。可惜，新一份預算案只增撥約6億元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及家長，而對少數族裔兒童及家長的幫助卻着墨甚少，這是比較令人失望的地方。我們期望政府能夠接納我們的建議，加碼支援這些有需要的學童。在專上教育方面，政府的承擔同樣不足夠。我們期望政府能夠持續增加大學教育的投資，包括進一步增加大學資助學額及資助銜接學額，同時透過提供內地和海外的交流及實習機會，擴闊年輕一代的全球視野，加強他們的競爭力。主席，說罷教育，我也想談談有關財政盈餘的問題。每年預算案最受關注的始終是政府的盈餘是多少，以及政府如何運用這些盈餘，抑或依舊做一個守財奴。今年的財政盈餘高達驚人的928億元，財政儲備累積至9,357億元。政府庫房"水浸"，加大力度扶助弱勢社群其實是應有之義。正如司長在預算案演辭第184段所說："預算案不只是一組組冰冷的數字，它蘊含的是政府投放資源的優次，反映我們的價值觀。"但是，很遺憾，雖然政府今年的財政盈餘創下新高，但讓市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力度反而比去年減少37億元，例如公屋免租及電費津貼等措施全部欠奉；在免稅額方面，最多人可以受惠的個人免稅額、供養父母、祖父母和子女等免稅額亦全部沒有調整。難道越有錢越吝嗇的做法，就是政府所說的理財價值觀？雖然這份預算案在扶助中產方面增加了一些措施，例如擴闊稅階等，值得支持，但在促進財富再分配方面，力度明顯不足。主席，歷史上有一位著名的守財奴隋文帝楊堅，史書記載他很吝嗇，也有些人稱之為節儉，他的衣服穿洞也要修補再穿。在他的統治下，隋朝數十年來府庫豐盈，穀倉多至滿瀉。可是，在楊堅晚年時，即使國家發生天災，農作物失收，民間饑荒，但這位守財奴君主仍然堅拒開倉濟民，寧願任由食物腐爛，最後隋朝不久便滅亡。

現時我們的庫房有9,000多億元儲備，但貧窮人口卻不斷上升，而政府的扶貧措施反而減少了，"N無人士"或家庭根本完全沒有受惠，我希望政府能夠就此反思，不要弄至官富民窮。主席，接下來，我也想談談剛出台的公共年金計劃。司長在預算案中跟進了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提出的公共年金計劃，而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董事局亦在數天前原則上同意推出終身年金計劃，為長者提供多一項理財選擇，將一筆過現金轉化為有生之年每月穩定的退休收入。主席，我首先要再次申報，我是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董事局成員，有份參與討論和決定推出這項計劃。作為董事局成員，我當然會嚴格遵守保密原則，不會泄露任何具體內容或細節，但作為立法會議員，我衷心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如期在明年年中推出這個既有吸引力，又能在財務上持續的終身年金計劃，讓中產長者可以安享晚年。主席，我最後想討論房屋問題。司長之前擔任發展局局長，現在則擔任財政司司長，但他在預算案中對於如何增加房屋供應，解決住屋問題，似乎一籌莫展。政府只能一而再地以"辣招"等需求管理措施遏抑市民入市，以及用望梅止渴的方式，羅列未來5年、10年的建屋數字，試圖以一張期票冷卻市民的置業慾望。很遺憾，雖然現屆政府已盡力，但房屋問題在過去5年不但未有解決，反而有惡化的趨勢。大家看到公屋輪候時間越來越長，而私人樓宇價格則越升越高。樓市在現屆政府不斷提出增建房屋及推出"辣招"之下，仍然熱火朝天。土地在內地"過江龍"加入競投下越賣越貴，連"麪粉"價也超過每平方呎兩萬元，實在令人咋舌。我衷心希望現屆政府和下屆政府都能夠真正對症下藥，推出真正有效的措施，讓香港物業市場回復健康、回復正軌。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梁國雄議員剛才所說的社會願景，其實亦是我的社會願景。所以，我不會再就財政預算案加添太多詳細的闡述，因為預算案究竟還能令人有甚麼願景？之前數年，梁振英說由於曾俊華與他不咬弦，以致財政資源經常被扣起，令他無法大展拳腳，財政儲備亦用不得其所。到了現在，他的羽翼成為財政司司長，我們看到的預算案又如何？其實都是一樣。所以，我們對現屆政府，甚至下屆政府的管治和財政預算，究竟還能有甚麼期許？我當初參政，是因為看到社會上有很多弱勢社群：長者生活困苦；基層人士除了要住"劏房"，還要面對高昂的租金，實在水深火熱，叫苦連天；學童要面對很多考試壓力，令他們生不如死。其實，要改善以上種種問題，只要動用很少撥款便已足夠。政府只要在政策上作出一些改動，認真落實全民退保、做好社區安老、改善教育制度、繼續對於基層人士提供支援，以及增加對"N無人士"的津貼等，其實所花的金錢不多，但已經可以在短期內改善基層市民的生活。

我看到的是，他們面對社會上種種水深火熱、人間慘劇，可以視而不見；他們可以忘記從小到大讀過的聖賢之書，所做的一切只會加重貧富懸殊，劫貧濟富，製造人間悲劇。香港是一個很富裕的社會，政府每年有大量財政盈餘，收入非常豐厚，所以能夠"派糖"。

我們問他們，為何削減"N無人士"的津貼？

這些就是他們的價值觀。這些人眼見長者捱苦，社區安老院舍水準很差，他們說這些並非急需，可以慢慢按着《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去做，但根據規劃標準，長遠而言，仍然是每1,000名長者只有14名可享有社區照顧。他們面對這些問題，可以面不改容，繼續做下去。他們耗費大量公帑，興建"大白象"工程；不單如此，原來根據招標的評分準則，工人的生命在100分之中只佔3分！換言之，他們耗費天文數字的公帑，收買基層的人命——這些就是他們的所作所為。究竟我們對預算案還能有甚麼期許？因此，我更加明白為何高官要大幅加薪，因為若非如此，確實難以在社會上找到以權謀私、劫貧濟富、顛倒是非黑白的"能人異士"——我相信他們只有為數很少——擔任這些職位，在社會的基層活得水深火熱之時，繼續令他們生活更淒慘；在富人已經活得非常舒泰之時，令他們賺取更多無聊的金錢。如果不是"能人異士"，真的很難埋沒良心到這個地步；或許就是因為這樣，高官才值得大幅加薪。陳茂波在預算案最後一段提到，他深信香港人有勇氣、智慧和能力去克服任何困難，一起面向未來，為香港再創不朽傳奇。這個傳奇屬於誰人？就是屬於這群"能人異士"和權貴階級，由他們所創的傳奇就是收買基層人士和工人的血汗和人命，以及令長者和基層繼續活在水深火熱。一個這樣的傳奇，我們不要！這個傳奇並非屬於香港人！屬於香港人的美好社會，就是應該所有人都生活得開心，縮窄貧富懸殊的差距，令基層人士和長者能夠過得安樂。

對現屆政府，甚至下屆政府，我們還能有甚麼期許？

我想藉此機會為環境局過去5年的工作作一小結。我們不能說環境局局長非常懶惰，或政府在環保政策上完全沒有下工夫。

主席，我覺得這兩項政策其實自相矛盾。鄭松泰議員剛才提到今年的預算案是環保大倒退，其中一項便是降低電動車的稅務優惠。他是從一個政治角度或陰謀論的角度來考慮，因為推動使用電動車輛督導委員會是前司長曾俊華領導的，是否因為特首梁振英想整治曾俊華，所以降低了這項稅務優惠？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覺得在一些公共政策上，環境局其實真的很慘，它好像是一塊綠色的人造草皮，為政府粉飾公共政策。電動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我們可以用110億元更換老舊的柴油車，為何今天居然降低電動車的稅務優惠，這簡直是政策上的大倒退。主席，我們先說現時全港有多少部電動車：不足8,000部。有稅務優惠又如何？

張炳良局長領導的政策局說香港的車輛太多，我也同意，但是否因此而要令環保政策大倒退？市民不買電動車，也會買其他名貴房車。

當局以110億元更換柴油車，我是贊成的，但為何花費不多的電動車稅務優惠卻不延續下去？

第二，何君堯議員剛才說新界鄉村有很多丁屋，屋頂沒有甚麼用途，他要求政府資助村民在屋頂設置太陽能板。這不是甚麼新事物，中國內地在2009年已開始推行一個金太陽計劃，由政府資助市民在他們的屋頂設置太陽能板發電，不單環保，也能節省電費，而且幫助環保工業的發展。

如果我們要搞再生能源，要將再生能源的比例由1%增至2%，這簡直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速度。如果只靠環境局搞好香港的環保，我想即使香港變得污染或垃圾圍城，我們仍未能解決現時的問題。我剛才說政府的減廢政策包括興建一座焚化爐，很多人問興建焚化爐後，會否削弱減廢的動力或決心？似乎不是，因為政府今年在預算案也提出垃圾徵費計劃。很多市民告訴我們，他們原則上支持垃圾徵費，但收費似乎太高，對基層市民而言是沉重負擔，而且操作時如何解決非法棄置廢物的問題？台灣推行垃圾徵費時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打工仔女"帶着垃圾上班，因為他們可以將家居垃圾放在公司的垃圾箱內，從而節省一些金錢。我可以預計私人樓宇或鄉郊地方將會出現一袋一袋非法棄置的"糯米雞"，即家居垃圾。如果未能解決這些問題便推行垃圾徵費，其實是沒有作用的。政府庫房現時有9,000多億元盈餘，如果向市民徵費以解決減廢問題，市民願意付款，不過請政府將收到的錢用作資助正在推行的環保工業，而不要把這些錢放回"大水塘"，即庫房內。

從另一角度來說，環保徵費是類似懲罰性的措施，可否倒過來有一些鼓勵市民減廢的方法？例如若能減少某個數量的家居廢物，又或回收某個數量的家居廢物，便可以豁免其水、電費或差餉。我相信這些方法肯定會較現在擬進行的垃圾徵費更有成效，會有更多人參與，亦不會出現那麼多我剛才所說的非法棄置垃圾的問題，因為大家會爭相回收廢物。所以，局長，有時候考慮事情，不應只從一個角度出發，應從多方面考慮，既有罰，也要有獎才可。

今天多位建制派和泛民的議員都說這份預算案較為吝嗇，我也認同這點。政府經常說要幫助最有需要幫助的人，但這份預算案似乎並沒有這樣做。"N無人士"和弱勢社群質疑，他們受了那麼多苦，為何政府似乎沒有措施幫助他們？為何當局有9,000億元盈餘，"餅"越造越大，但一點餅屑也不分給"N無人士"？

不過，我亦想在此指出剛才一些泛民議員發言中的謬誤。羅冠聰議員提到所謂"基建旋轉門"及"大白象"基建項目，說進行基建後帶動樓價和地價上升，結果受苦的是基層市民。我希望羅冠聰議員認真想想這邏輯。我批評政府的扶貧措施做得不足，但並不代表我反對政府進行基建。反對派議員、泛民議員有一個邏輯上的謬誤，他們說政府撥款進行基建，而不撥款幫助基層，所以政府不應進行基建，而他們要"拉布"反對預算案。

他們有沒有想過很多工人也要養妻活兒？

我們現在有盈餘，既可進行基建，亦可幫助基層市民，完全是兩件事，不應混為一談。剛才有議員問政府"可否正常一點？"這是一齣電影的對白，我亦想用這句話問問我們的泛民議員，他們可否正常一點，不要"拉布"？

主席，我們要幫助基層，但亦不能亂花金錢。這點昨天也有議員提到，我不想重複。不過，我想舉一個例子，如果政府"派一粒糖"給北區的居民，我想他們更希望政府能改善北區對外的交通，因為大部分北區居民都要長途跋涉乘車往市區上班。既然政府想幫助北區的居民，就要做好社區建設，做好交通道路網絡，不單是"派錢"那麼簡單，而是要解決民生的問題。

我會說今年這份預算案有其不足之處，但也是一個好開始。我亦希望新一屆政府在新的特首領導下，有新的理財哲學。

希望新的政府能讓我們的基層市民看到希望。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預算案。

我以下會就財政預算案有關教育、環境及保育的範疇發言。我已就《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提交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提出削減教育局局長3個月薪酬，原因很簡單，我認為他任內有太多不足之處，令市民憤怒，他應該為此負責。教育局推行的免費幼兒教育欺騙市民，所謂15年免費教育並未落實。政府其實只是全額資助現時半日制幼稚園約八成學生的學費，餘下兩成學生，加上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內45,000名學生仍要繼續繳交學費。

由此可見，所謂的15年免費教育有欺騙市民之嫌。教育局漠視社會要求，未有全面資助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在眾多反對聲音下仍堅持現有安排，完全忽略全日制幼稚園家長及學童的需求，對全日制教育理念亦有欠尊重。

儘管反對聲音浪接浪，教育局仍堅持推出所謂的擴大研究計劃，並將之易名為BCA。

眾多家長和學生已表達過操練帶來的辛酸，政府卻一意孤行，拒絕由家長代表學生決定是否參加考試。這是政府一念之間可以做到的事情。

如這筆撥款獲批，以局長熱愛外遊的個性，相信會在餘下任期每日外訪，比空姐"飛"得更頻繁。卸任後他大可出任"一帶一路"特使，屆時他可能會向我們申請撥款，前往馬爾代夫舉行國際會議。因此，我就今年預算案提出一項修正案，削減局長大約895,000元開支，希望政府及局長為其行為負責。再談談保育方面。

我認為，古蹟辦應該易名為破壞古蹟辦事處。我想就幾個不同的層面分析。首先，在法定古蹟的層面，古蹟辦負責監管法定古蹟，在法例框架下好好保護珍貴的歷史遺產。前中區警署的外牆倒塌事故，至今仍未水落石出；古蹟辦只表示出於一些技術問題倒塌，未有發表報告述明原因。

儘管不屬於維多利亞式、包豪斯式建築，但這些建築物卻具有深層的本土文化意義，例如皇都戲院，經各方拼命爭取當局才肯予以評級。

所提供的書面回應中，全是與發展局或市建局一併回應。

我更要指出，古蹟辦的首長，即古物事務監督，其實就是發展局局長。長遠而言，我認為應考慮將古蹟辦改為獨立的法定機構，這是值得社會深思的課題。

政府解釋，此舉是要減低整體車輛增長的速度，從而減低整體車輛的數目。

我們還有另一個目標，是政府應該做卻沒有做的。

政府這項安排，確實違背其政策目標，既無法減低整體車輛的增長和數目，亦不能鼓勵市民轉為駕駛電動車。

仿效外國的做法，政府對10年車齡的傳統私家車、汽油車提供優惠，鼓勵車主轉用電動車。

這些政策在社會上討論多時，政府卻不予以考慮。

以上是我就預算案對環境、教育和保育議題的發言。

不過，還有一項建議我已提出多年，但至今仍未落實，我感到有點失望。然而，失望不要緊，我一定會堅持、要有毅力地繼續跟進及爭取，我相信政府總有一天會明白這個大道理。那麼我要如何說出這個大道理呢？

我希望政府能夠在明年的財政預算案再次考慮這項建議，而我亦不介意再次向政府詳細介紹有關的文件及報告。我相信"嬰兒基金"的構思不單可以減輕家庭供養子女的負擔，亦能夠增加基層兒童向上流的機會。我亦相信基金可以成為市民生育的誘因，有助政府制訂長遠人口政策，而更重要的是真正可以幫助長者退休計劃。我希望政府可以認真考慮這項建議。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記得上個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其首份財政預算案時，我贈了他12個字：闡述理財哲學、注重團隊精神。所謂團隊精神是指預算案在財政資源上，積極配合施政報告提出的各項措施，即是我們常說的"有隊形"，具大局意識，值得讚賞。至於理財哲學則關乎新任"財爺"如何運用公共財政資源，恪守哪些理財原則，並希望帶來怎樣的新思維和新願景。坦白說，無論"財爺"如何了得，亦不可能擺脫現時行之有效的理財哲學五指山，包括自由市場、審慎理財、量入為出、"應使則使"、用者自付和簡單低稅等原則。問題是國際政治和經濟環境急劇變化、各個經濟體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要維持香港具有競爭力的營商環境，政府的財政政策必須積極有為、穩中求進。今年的預算案嘗試改變過往"派糖"的慣常手法，開始敢於觸碰一些棘手的財政難題，例如準備成立稅務政策組，提出稅務改革的新方向，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做法。接下來，我會從稅務角度提出我個人對財政政策的一些看法，希望政府能夠作出長遠的規劃。首先，我必須指出，稅務政策非常重要，因為政府財政收入主要來自稅收，包括利得稅、印花稅、薪俸稅和差餉等，再加上土地收入，單單這5項已經佔整體政府收入超過70%。同時，政府亦通過一些稅務寬免措施，令各行各業分享經濟成果，達致還富於民的目的。故此，稅務政策應被視為一個可以調節"來水"和"去水"的水喉，而財政司司長作為控制這個水喉的主事人，具有重要角色。但是，"'財爺'年年估錯數，今次特別多"變成了市民的口頭禪。在2016-2017年度，政府收入的修訂預算為5,595億元，較原來預算高出12%，即613億元，主要是由於賣地和印花稅收入有所增加。

既然如此，政府是否有動力去真正遏抑樓價？說到高地價、高樓價，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其實這是"超級地租"。簡單而言，"超級地租"並非以地租形式出現，而是隱藏在樓價和租金之中；"超級地租"亦往往成為政府和地產發展商謀利的工具。香港市民額外的供樓負擔和租金支出，均可視為"類稅支出"；換言之，不論市民買樓或租樓，均需承受因高地價而帶來的"隱藏地產稅"。香港稅種少是事實，而簡單稅制的稱譽亦因此而來。然而，稅率低、稅基窄的說法卻只是掩耳盜鈴。作為間接稅的地租和地價令香港的稅率極重，而且徵稅對象遍及社會各階層，以及生活每個環節。感到最吃力的，明顯是只持有自住居所的中產階層。以前很多中產人士但求"有瓦遮頭"，甚至不惜做"樓奴"，但在"上車"新盤售價已經超過1,000萬元的情況下，現時他們即使想做"樓奴"，恐怕亦沒有資格，實在令人十分欷歔。《信報》前總編輯陳景祥先生日前撰文表示，中國內地經常說"治國必先治水"；在香港特區，則是"治港必先治樓"。我認為這話點出了問題的關鍵：唯有穩定樓價，才可保障中產的收入不會被"超級地租"蠶食。當然，"超級地租"的存在亦不利於本港的營商環境，同時扼殺多元經濟的發展。主席，由1945年至2005年，世界經歷了戰後的繁榮，自由市場觀念戰勝政府計劃經濟。在這60年間，香港不單經濟騰飛，更成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橋頭堡。保守預算原本是節約開支、未雨綢繆的策略，但面對現今形勢，顯然令我們舉步維艱，特別是在商業交易變得越來越複雜的情況下，簡單稅制未必能夠迎合商業世界的轉變，從而導致前景不明朗及缺乏競爭力等問題。無論如何，檢討稅制已成為下屆政府不能迴避的問題。第一，為了保持香港的競爭力，我們有必要進一步降低利得稅。有調查指出，要維持有利營商環境的稅制，"低稅率"被視為最重要的因素，其他因素依次為"清晰的稅法"、"稅法的實際應用夠明確"、"遵從稅法的成本低"，以及"稅務優惠"。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提出要把企業利得稅由現時高達35%大幅削減至15%。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早已有所行動，例如新加坡和台灣都在2010年將企業利得稅下調至17%，韓國繼2005年採取兩級制利得稅後，更在2013年改為三級制利得稅，稅率由10%至22%不等。面對環球的稅率競爭，香港現時16.5%的企業利得稅率開始變得不再吸引。事實上，近年來港設立地區總部的境外企業出現下降趨勢，這情況實在不容我們忽視。因此，下屆政府無論是推行累進式或兩級制利得稅的政策，的確會有助香港經濟保持競爭力。第二，政府在檢討稅制時應以產業為本。對於財政司司長擬成立創新、科技發展與"再工業化"委員會，工商界表示歡迎。我認為應藉此檢討稅制的機會，一併探討如何透過稅務優惠爭取境外的新興產業落戶香港，以發掘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例如，政府可考慮為企業的研發開支提供超額稅務扣減、為海外科研專才提供個人稅務減免等，以吸引企業考慮在香港進行科研活動。政府亦可考慮為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企業提供稅務優惠，吸引企業在該園區營運。

這樣做亦是為了配合國家正在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如果政府檢視《稅務條例》第39E條及第16EC條，將有助鼓勵香港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設立生產線。相比之下，我們的競爭對手新加坡所採取的是"目標先行、主動發功"的財稅政策。

隨後，新加坡政府主動為個別企業度身訂造特殊的稅務安排，以吸引它們進駐新加坡。

主席，要處理香港的稅制問題，歸根究底，必須改變思維，這與稅基是否狹窄未必有直接關係。《美國總統經濟報告：2016年》指出，經濟上的不平等主要以3種方式體現，即收入不平等、財富不平等，以及機會不平等。當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已達臨界點時，政府要改變的，是為公共財政加入財富分配功能，讓政府通過稅制或其他方式進行資源再分配，例如加強對教育、醫療、安老、扶貧等領域的投入。這不單可以促進社會公平，相信亦能夠緩和貧富懸殊的問題。過去數年，特區政府連續錄得巨額財政盈餘，累積的財政儲備高達9,000多億元，出現庫房"水浸"的情況。這種結果相信與"財爺"的"護身符"有莫大關係，因為《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當然，社會上對此有不同聲音，有人認為死守"量入為出"，很容易墮入守財奴的陷阱。財政司司長不要忘記，《基本法》第一百零八條亦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由此可見，《基本法》為我們預留了很大空間，只要香港維持收支平衡而沒有偏離低稅率的精神，政府在稅種和稅率方面仍有很大空間作出不同安排。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度的預算案建議推出稅務優惠，以吸引飛機租賃公司在香港發展業務。政府日前已就這項建議，向立法會提交了修訂《稅務條例》的條例草案。我可以說，這是設立專門稅務制度的一個很好嘗試，因此獲得社會廣泛支持。談到政府注資及投資未來，我想提一提將於下星期二結束的"取消強積金對沖"諮詢。據了解，勞資雙方日前已進一步收窄分歧，雙方更認同可以先由政府一筆過撥款成立"基金對沖池"作為起動，支付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事到如今，無論是採用資方或勞方的建議，相信政府需要注資的金額最低限度超過100億元。問題是，究竟政府是否願意從龐大的財政盈餘中撥出這筆款項？對此，我希望政府可以改變過往保守、被動的財政政策，引入新思維善用盈餘，從而振興經濟和投資未來，為我們的下一代建立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主席，公共財政牽涉眾多持份者，任何稅制改動一定會牽涉利益格局的調整。政府宜謹慎權衡政策的緩急先後，以確保公共財政能夠持續穩健發展，讓社會各階層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最後，我會支持政府的《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

主席，財政預算案是政府一年一度將社會資源重新分配的重要機會。

當經濟好時，我們應考慮如何投資未來，積穀防飢；當社會出現困苦時，我們便要利用公帑，利用公共資源來解決問題。主席，過去數年，香港經濟表面上一片向好，失業率低，經濟增長一直維持，增幅雖然不是很高，但以一個已發展地區而言已算不錯。不過，在表面繁華之下，我們有沒有社會問題呢？多年來，我們不斷討論貧窮問題、貧富懸殊的問題，特別是長者和殘障人士的貧窮率非常高。

長者年老健康欠佳，又失去賺錢能力，叫他們如何生活？

政府說要"派糖"，今年派290多億元，當中只有36億元用作派發多1個月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和"生果金"，其餘大部分用來寬免差餉、減免薪俸稅。政府今年如果不是派錢，便是透過這些減免，將公帑還給市民。

有否經濟效益，我們不清楚，但以過千億元興建一條全世界最昂貴的高鐵，究竟要運作多少年才能回本？

為甚麼不可以興辦大學，讓年輕人在考獲入學資格後，全部均可入讀大學？為甚麼政府興建基建時，就"遇父弑父，遇佛弑佛"，但卻無視我們提出照顧長者的要求？

代理主席，香港是一個21世紀的國際城市，財富豐厚，我們的人均財政儲備排名世界第二，即使只計及3萬億元儲備，也是名列前茅。

長者生活津貼引入後已運作了兩三年，理應有成效。

我們爭取向照顧者提供津貼，最初政府向2,000名長者照顧者提供津貼，在我們爭取很久後，政府再向2,000名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津貼。全香港有多少名長者和殘障人士的照顧者？政府還要資產審查一番，更要限制名額。

政府數以千億元計的金錢，究竟是協助本地工人，還是國際財團、國際顧問公司、承辦商？

今天報章的"暖流版"還在報道癌症的標靶藥物，病人須自費購買，沒錢購買的病人只能等死，要求善長捐款。為甚麼到了今天，香港市民仍處於水深火熱當中，但預算案卻一點也沒有關愛他們？代理主席，我希望特區政府認真檢討。

代理主席，談到財政問題，中國古時認為一個最理想的狀況，應該是百姓充足，府庫充盈。在現今的香港，完全可以看到府庫充盈，我們的儲備非常多，但百姓是否充足？為何我們的財富存於政府的庫房，而不是用於百姓的日常生活？

我作為立法會議員的任期現已進入第五年，我參與了本屆政府全部5份施政報告和5份財政預算案的審議。我很快地重看了過去數年我在大會上關於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的發言，我發覺隨意拿出任何一年的發言稿都可以重用，這是令人非常失望的事。我們希望政府會進步，一年比一年好，但很可惜，它幾乎是原地踏步。特別是我作為教育界的代表，看到政府在教育上的經費開支，更是感到失望。政府5年來都沒有正視過教育界提出的各種訴求，一直束之高閣，並沒有認真處理教育事務。我們當然知道，這是因為特首和他任命的教育局局長均沒有重視教育。在此情況下，最失望的當然是我們的校長、老師、家長和學生。一般市民也完全感覺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特區政府對教育界訴求的態度，我認為可以用12個字來概括：第一，漠不關心；第二，避而不談；第三，置之不理。

漠不關心，指的是特區政府一些主要官員，對於我們中小學教師團隊現時的困境和不滿、學生所受到的壓力、家長的抗議，似乎完全無動於衷，一副與我無干的樣子。教師工作量嚴重超標，教育改革以來很多新增的工作都非常沉重。家長對於學校教育越來越重視和投入，相反政府卻越來越淡薄。我們的教師團隊出現了斷層，直接影響教育質素。年輕的合約教師顛沛流離，成為了教育現場的過客，無法與學生和同事建立穩定的關係。數年來面對這些情況，政府有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我們過去數年提出加強"減派"等建議，但最終均不獲政府全面接受。政府愛理不理，任由人口動盪牽動整體中學教育的質素。學童壓力非常沉重，接連出現自殺悲劇。我們需要改善教師編制，亦需要加強輔導人手。我們需要社工，並應就社工人手進行全面檢視。然而，政府回應時卻表示，學童自殺問題與教育和學校制度未必有明顯關係。

此外，冷氣現時被視為奢華的學校設備，學校要自行承擔費用；情況應否如此？為何政府部門並非如此？所有這些問題都得不到政府正面回應。

第二，避而不談。教育界對很多教育問題有很多意見，但要就這些問題與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作深入詳盡的討論，卻很困難。

代理主席，我應該不會用盡15分鐘。關於這份財政預算案，我相信主要是上任財政司司長訂下了主綱，而陳司長則應該是在很短時間內增加了一些內容。

香港市民其實面對很多問題，包括房屋問題，青年就業的問題，而經濟方面亦只有很少行業可以發展，這些問題均有待解決。

正如我之前跟財政司司長和特區政府說過，我們應該帶動內需及增加外需。帶動內需就是要還富於民，我曾向政府建議，既然去年派了2萬元，不如今年派4萬元，但政府最終只退回2萬元，試問如何可以振興內需，令本地市民的消費增加呢？

代理主席，我們在小組委員會討論這個問題時，無論左中右政黨均一致反對。

我希望政府真的聽到市民的心聲，還富於民，幫助真正有需要的人。此外，在對外方面，政府今年就旅遊業額外撥款2億4,300萬元，這數目聽起來似乎很大，但香港市民必須知道，去年的撥款是2億4,000萬元，即是說今年的撥款只增加300萬元而已，僅稍多於1%。特區政府對於旅遊業的支援，大家認為只增加1%撥款是否足夠？香港市民心中有數。旅遊業對香港有多重要，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亦心中有數。因此，只增加300萬元協助旅遊業，我覺得絕對不足夠。我曾提過香港有很多本土特色，大可舉辦例如海味節、中藥節甚至美容美髮節等，但舉辦這些節目需要錢才成事，賣廣告和張貼傳單都需要錢。

如果同事每天都忙於處理投訴個案，在上午處理投訴個案，到了下午才處理其他工作，又怎會有時間思考如何發展香港經濟？

勞工界朋友說要保障香港員工，但大家看到近年很多行業也聘請不到員工。

我們可以馬上送走那些外勞，不會對香港市民構成問題。

我相信香港要再工業化，一定要仔細挑選一些行業。

政府經常說沒有土地，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要挑選一些合適的行業，並給予大力支援，我認為會有助香港再工業化。

不要看他年紀大，他的確很有遠見。

代理主席，最近有一個例子，有一位林作先生連大律師都不做，寧願做補習天王。我經常說，如有任何一個地方補習產業如此興盛，興盛到有人連大律師都不做，寧願做補習天王，這個地方的教育水準、教育水平及教育制度一定有問題。

這些思維可以說是非常落伍，亦可證明為何香港有這麼多管治問題。

今早有一群美國參議員來港，他們問到一些問題，其中一位代表銀行界的同事的答案我覺得頗有趣，他說，以前我們以"紐倫港"來比較，我們的仿效對象是紐約和倫敦。

事實上，根據首季數字，香港已喪失很多IPO的地位，我們現在排行第五，在深圳和上海之後，這就是我們對金融業缺乏遠景的問題。

觀塘行人天橋討論多年後，仍然沒有消息，而最新版本只是略為擴闊觀塘的行人路而已，而觀塘至茶果嶺或鯉魚門的海濱長廊，也完全不見蹤影，這些全部都是我們談了很久，希望起動九龍東能夠做到的事情，但似乎都無法做到。剛才提到的《保護海港條例》，的確是時候檢視一下，終審法院的判決加諸該條例的束縛，會否過分限死香港的建設和發展空間？我完全支持保護海港，但若現時終審法院的判決......我記得有一次跟前任財政司司長討論對郵輪碼頭作出少許改動的問題，當時"財爺"說，連釘一口釘也不可以，我相信這是很多官員都遇到的問題。我認為現在是時候檢討，如果政府無法帶動修例，我也希望可以提出私人法案，放寬這項過度束縛的條例，使其不致窒礙香港所有發展。主席，剛才有同事指出，這份預算案很多地方離不開殖民地的處事方式或習慣，有數個例子我剛才亦有提及，例如"滲水辦"，既然其工作無成效，倒不如將其解散，將工作全面外判；又或是香港迪士尼樂園，如果真的年年虧蝕，是否應檢討考慮將之write off，停止注資，然後更好地運用土地？又或是我經常提及的強積金，如果無法保障市民退休後的生活，是否應該破格地考慮將之撤銷呢？動作似乎十分大，但看看美國的例子，我也曾列舉過這個例子，便是Obamacare，這是上任美國總統自詡最大的政治成就，但也是今屆總統在競選期間、上任後想立刻廢除的政策。

如果有些做法不可行，經過審慎考慮，審時度勢之後，要大膽破格作出一些決定，而非小修小補，蕭規曹隨，別人每年付多少錢便跟着付多少錢、別人減多少租便跟着減多少租，這些全都不是有效的預算案所應有的破格思維和以應有的高度來考慮事情。

如果大家不介意，我大膽引用施永青先生近數天發表的文章，我覺得他寫得非常好，那便是如何作出一些破格做法，解決我們的土地和房屋問題。雖然我聽到同事有不同看法，但我認為基本上應將樓宇分為3類，一類是公屋，如果要一併解決"籠屋"問題，我們須增加一些臨時住屋，將更多資源投放興建公屋，這是要最先行的。第二，我們無須興建太多"綠置居"或居屋，因為事實上，這並非政府應有的角色。政府只要在政策上，將一些土地列為"港人港地"、限制銷售對象、單位大小、只准每人一生買一次等，在十分嚴格的限制下，以不太高的地價批出土地給發展商，讓有能力負擔適當建築費和利潤的市民購買有關單位，這樣便已足夠，我們無須過分插手自由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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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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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本會就《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進行的二讀辯論會在2017年4月26日的會議再續，並由官員回應。若條例草案獲得二讀，條例草案的餘下階段會在該次會議進行。

本會現在恢復《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陳克勤議員會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謹以《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工作的重點。上屆立法會曾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政府當局於2014年向立法會提交的《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並且支持恢復該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但是，由於立法會有其他事項須優先處理，該條例草案並無恢復二讀辯論，並隨上屆立法會會期中止而失效。本條例草案大體上與2014年《條例草案》的內容相同，但納入了獲當時的法案委員會同意的修正案。《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就用作存放經火化人類遺骸的私營骨灰安置所的領牌事宜，以及設立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和相關事宜，訂定條文。法案委員會與政府當局一共舉行了8次會議，並收到17個團體及個別人士所提交的意見書。在審議《條例草案》過程中，委員認同前法案委員會就發牌委員會或執法機關在執行個別條文時或會遇到困難的關注。就此，政府當局亦重申其對前法案委員會的承諾，即會監察《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的實施情況，並在有需要時提出修訂建議，而在《條例》實施約3年後也會進行檢討。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稍後就恢復二讀辯論發言時，亦會作出上述承諾。

這些委員並要求政府當局採取措施，防止這些營辦人藉出售安放權圖利。

不論截算前骨灰安置所申請牌照還是豁免書，它們只能在以截算時間狀況為準的、對其營辦屬必需的土地範圍內經營。

該等部門在違規私營骨灰安置所萌芽階段便採取行動，防微杜漸，遏止新個案湧現。委員察悉，《條例草案》附表3第41a條訂明，凡有人提出申請，要求就某私營骨灰安置所發出牌照，發牌委員會可透過互聯網、或類似的電子網絡，或以發牌委員會認為適當的其他方式，發布該申請的通告。有委員認為，除了牌照申請的通告外，有關該項申請的其他資料，亦必須上載至發牌委員會的網站。這類網上發布，還應涵蓋關於申請豁免書及暫免法律責任書的資料。政府當局在回應時表示，會把這些建議轉達發牌委員會。委員察悉前法案委員會關注到，部分由發牌委員會及政府當局施加的規定並非附屬法例，因而無須經立法會審議及修訂。但是，違規者須負上刑事責任。委員認同對違規者施加刑事制裁有嚴重後果的關注，但亦明白有需要設有刑事制裁，以收阻嚇作用。委員亦考慮到，法院對相關違規者施加適當的罰則，可擔當"把關者"的角色。考慮到以上因素，委員採納前法案委員會的處理方法，接受政府當局建議的相關規定，並提議局長在稍後發言時，闡述法案委員會對上述問題的關注。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再次確認就此項規定對前法案委員會作出的承諾，即在《條例》實施後，向相關事務委員會簡報在執行該條文時遇到的困難，以及交代該條文所提述的資料的詳情。法案委員會並要求局長在稍後發言時，再次就上述事宜作出承諾。

有委員詢問，為何把上述的同住期定為最少兩年和可否將該同住期縮短至1年，以及為何把"相關人士"的申索優先權排於"親屬"之後。就此，陳志全議員表示會考慮提出修正案，修訂"相關人士"的定義，以及其申索優先權的次序。張超雄議員亦表示會提出修正案，擴闊"親屬"的定義，令死者的同性伴侶，只要雙方已在外地結婚，或在外地有民事伴侶關係、又或在外地經已民事結合，便可以"親屬"身份申索死者的骨灰。政府當局表示，在為"相關人士"下定義時，已經參考其他現行法例。如"相關人士"亦為"獲授權代表"，便擁有最高優先權。政府當局認為，所建議的申索優先權次序實屬恰當。至於張超雄議員的擬議修正案，政府當局表示，根據《條例草案》現有條文，在外地與死者結婚的同性伴侶，已可藉"獲授權代表"、"遺產代理人"或"安放權的買方"的身份提出申索，而有關身份並不需要申索人與死者有任何血緣或婚姻關係。視乎實際情況，同性伴侶亦可以是附表5第62條所定義的"合資格申索人"，因而可藉此身份提出申索。若骨灰由署長管有並且沒有法律程序待決，署長可行使酌情權，按其認為合適的任何方式處置該等骨灰，包括把骨灰交給與死者在外地結婚的同性伴侶等。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現有條文連同當局的擬議修正案，應足以利便交還骨灰予"相關人士"，因此無須進一步修訂"親屬"的定義，因為此舉會引起社會極大爭議，而《條例草案》並非處理這方面爭議的適當平台。此外，有委員關注到，有報章報道聲稱在《條例》刊憲後，會出現18個月真空期，而在該段期間市場將沒有龕位供應。就此，委員詢問在該段期間的龕位供應情況，以及當局如何應付公眾在該段期間對龕位的需求。政府當局表示，該項聲稱毫無根據。政府當局已就《條例草案》獲通過後的龕位供應及相關事宜，向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並已得到該事務委員會同意，安排在2017年5月9日的會議上討論相關事宜。

所以，現時私營龕場可說是良莠不齊。

所以，我希望《條例草案》可獲得立法會內跨黨派議員的支持。

雖然政府已作出否認，但我想在這裏跟政府計一計時間。

在時間方面，6個月加3個月，然後再有若干時間給發牌委員會審批申請，我估計要批出私營龕場的牌照，最快可能也需時一年半載。所以，雖然報章報道的18個月真空期可能過長，但我覺得這段期間亦不會太短。在這段真空期內，政府如何解決私營市場的龕位供應問題，確實至關重要。

誠然，這些措施有助解決部分問題，但社會上的實際情況又如何？主席，現時不少龕場經營者將龕位視為奇貨可居。

我們現在經常說，香港人不能成家立室，因為沒有錢置業，我擔心日後我們想做孝子賢孫的機會也沒有，因為我們確實負擔不起這些300多萬元的私營龕位。現時一個基本的私營龕位可能要30萬元、40萬元，之前亦有一些龕位以過百萬元成交，更不用說我剛才提到價值340萬元的龕位。

與此同時，我留意到有報章報道指，一些合資格龕場的營辦者正就着若干項目向政府申請改劃土地用途，但在商討補地價過程中卻面對着"天價"。

事實上，當局透過這兩個類別，已大致掌握個別私營龕場是否有違規情況，或是否符合土地使用規定等，而日後當發牌委員會考慮向哪些龕場發出牌照時，總不可能全部100多個龕場一次過進行檢視，一定要訂出優先次序。

如果當局能夠先檢視"表一"的龕場，讓它們早日獲發牌照，便可早些解決議員現時所擔心的真空期問題；這亦是我對《條例草案》，或日後發牌委員會的工作所提出的另一個要求。最後，我想告訴局長，雖然當局在推動綠色殯葬方面的工作已見一點成效，但仍然不足夠，因為現時採用海上或紀念花園撒灰的綠色殯葬只佔約10%。如果政府在這方面多加推動，我認為會有助解決現時公營和私營龕位不足的問題。

我支持《條例草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的二讀。我相信這是很多香港市民，特別是有親人過身的市民等待已久，希望立法會在今個會期內盡快通過的《條例草案》。與其說這項《條例草案》有新建樹，不如說是政府對過往的政策失誤作出補救。當然，有關政策失誤的責任未必在今屆政府官員或高局長，而事實上，停止興建公營骨灰安置所確是上屆政府的決定。

最近，由於一些私營龕場的經營者預計《條例草案》生效後會對他們構成影響，於是便在4月5日召開記者會，聲稱不獲發牌的私營龕場的龕位將多達二三十萬個，高於政府估計的8萬個。

如果政府估計受影響的龕位只有8萬個，屆時將如何處理二三十萬個龕位？

這做法真的很有趣，等於有人犯法卻要求政府不要執法，因為他們犯法令市民被騙，所以一旦政府執法，市民便會被趕走。

無論在討論這項《條例草案》時或較早前的立法會會議上，我們均曾表示，希望政府可以加大力度做好綠色殯葬。

很多地方，例如日本和韓國均已經實行，為何香港永遠落後於人？

其實，很多違規龕場之所以能生存甚至繼續蒙騙消費者，主要是由於其他政府部門疏忽所致，我特別指地政總署和規劃署。

由於政府過往的政策失誤，沒有興建足夠的龕位，致使他們須支付大量金錢為先人購置龕位，所以他們絕對是無辜的。

現時，最大問題是要在這段時間提供臨時龕位，政府的8萬個龕位是不足夠的。政府有沒有可能安排在規劃署、地政總署或產業署位於新界的空置建築物內，臨時放置這些骨灰？我認為這是政府必須考慮的，因為現時全港有很多已荒廢的村校或建築物適合作為臨時安放骨灰之用。至於違規龕場，我希望將來的執法工作會更為清晰，但這畢竟與《條例草案》所訂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及上訴委員會的權力有關。很可惜，我看不到發牌委員會的組成具有很大的透明度，而這亦將引發發牌委員會有否足夠認受性的問題，並導致其處理手法引起公眾非議。我很希望這些委員會日後在處理發牌工作及建議政府如何執法時，真的可以幫助政府，而不是像現時多個法定委員會般拉着政府的後腿。此外，在《條例草案》生效後，我們希望多個政府部門，包括食環署、屋宇署、地政總署及規劃署均能嚴謹執法。雖然在《條例草案》的商議過程中，不同的部門均表明政府已於2014年進行凍結，但我們真的很擔心，因為由凍結至今，究竟有沒有人偷龍轉鳳？

有沒有人繼續霸佔官地？

根據現時城規會的申請守則，申請人可以無限次提出申請，在申請遭否決後依然可以再次提交申請。我很擔心這漏洞會繼續助紂違規龕場繼續霸佔官地，非法佔用土地，甚至利用不良手法繼續欺騙消費者購買這些違規龕位。

此外，還有一點未必與《條例草案》存在直接關係，就是公營龕位的配售制度。大家應該記得，申訴專員對於食環署的做法很有意見，認為現時的抽籤制度是在懲罰後人，特別是較早前剛有親人過身的後人，因為現時並沒有任何機制幫助他們獲得較合理的分配。有人提出而申訴專員亦曾建議採用先登記，後配售的方法，並以此取代現時的抽籤方法。

這個狹小得連人亦容不下的城市，我們真的很悲慘，但我相信只要引入新的或更先進的觀念，並抱持開放的態度，便可以處理龕位的問題。

主席，香港地少人多，骨灰安置設施相對缺乏，成為廣受社會關注的議題。我過往曾在不同場合，包括參與城市規劃委員會的審批工作，以及以區議員身份出席有關骨灰安置所諮詢會議，向有關當局表達對此議題的意見和關注。適合興建骨灰安置所的選址不多，亦往往遇到選址所在社區的居民反對，無論對公營及私營營辦商而言，均造成不少困難。如果有骨灰安置所的擬議規劃既能夠與周邊環境相協調，又不會對當區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太大干擾，更在交通方面具備相當的配套設施，在項目可行性及社區兼容性上也有所交代，有關當局則應從滿足社會需求的角度，審慎支持相關規劃申請。至於特區政府提出《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用作存放經火化人類遺骸的私營骨灰安置所的領牌事宜，包括就設立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訂定條文，以及就其他條例作出相應的修訂。《條例草案》有助於規管私營骨灰安置所，加強保障消費者，社會上對此並沒有太大實質爭議。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條例草案》在立法會的審議竟然經歷一番波折。

因應法案委員會的審議結果，政府當局合共提出了547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2014年《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及三讀程序原本已列入2016年7月6日及13日的立法會會議議程，但因為當時本會部分議員"拉布"而未及審議，並隨着上屆立法會任期完結而失效，一切需要推倒重來。本屆立法會啟動後，政府當局再次努力，在去年11月向本會重新提交《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是以2014年《條例草案》為藍本，並且收納所有上述修正案，以及作出技術性修訂。本會成立了新的法案委員會，而我亦作為本屆委員參與審議工作。法案委員會曾與政府舉行了8次會議，並且接獲一些社會團體和人士的書面意見，最終支持於本次立法會會議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從《條例草案》的內容來看，當局確實考慮了兩屆法案委員會表達的主要關注，並且對原先的部分修正案作出了進一步修正。例如當局已施加嚴格規定，把截算前的骨灰安置所不合法佔用未批租土地及/或違反租契的情況規範化。換言之，對於那些緊接截算時間，即2014年6月18日上午8時前正在營辦的骨灰安置所提出的規範化申請，政府會視乎每宗個案而按其情況處理，亦會採取執法行動對付違規的私營骨灰安置所。又例如，由於可疑的經營手法層出不窮，《條例草案》規定截算前的骨灰安置所登記冊須載有發牌委員會指明的詳情，旨在令發牌委員會能夠靈活處理一些無法預見的情況。主席，關於政府當局與本屆法案委員會部分委員現時仍然存在的一些分歧，可見於數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內容，主要是圍繞骨灰處置過程中"相關人士"的定義及骨灰申索的優先權。根據《條例草案》附表5第62條，"訂明申索人就死者的骨灰而言，指獲授權代表、遺產代理人或親屬，亦指安放權的買方"。為進一步利便把骨灰交還與死者相關人士，政府建議動議一項修正案，在該第6條條文加入"相關人士"，作為訂明申索人的新增類別。

正如當局向本屆法案委員會解釋，政府在為"相關人士"下定義以至日後核實"相關人士"的安排，都會參考其他現行法例。同時，根據《條例草案》的現有條文，在香港以外地方與死者結婚的同性伴侶已可藉"獲授權代表"等身份提出申索，而有關身份並不需要申索人與死者有任何血緣或婚姻關係，無須進一步按幾位議員的建議修訂"相關人士"或"親屬"的定義。因為此舉會引起社會極大的爭議，而《條例草案》並非處理這方面爭議的適當平台。另一方面，《條例草案》附表5第95條已訂明"相關人士"在訂明申索人中，骨灰申索優先權的次序。有意見認為，如果相關人士獲認為是獲授權代表便會擁有最高的優先權。政府提出的修正案旨在訂明相關人士的申索優先權低於獲授權代表、遺產代理人或親屬的申索，但高於安放權的買方的申索。陳志全議員、羅冠聰議員及梁國雄議員的修正案是實質相同，旨在訂明相關人士的申索優先權低於獲授權代表的申索，但與遺產代理人或親屬的申索享有同等優先權，亦高於安放權的買方的申索。政府表示已經參考相關法例，認為當局建議的優先權次序屬於恰當。主席，我和經民聯的同事認為對於上述兩項議題的解釋，政府當局的理據相當充分，而且所建議的修正案內容已參考其他現行法例，做法審慎穩妥。反而幾位議員的修正案，特別是關於修訂"相關人士"或"親屬"的定義，實質上在社會存在頗大的爭議，在社會未達共識前，如果貿然將相關的修訂內容納入《條例草案》中，便不妥當。因此，較為務實的做法是，就目前大家已有共識的條文內容先行審議通過，以回應社會對於加強規管私營骨灰安置所的訴求。我亦留意到政府當局其實已一再承諾，將會密切注視《條例草案》通過後的實施情況，並在有需要時提出修訂建議，以及必定會在條例制訂的約3年後進行檢討。主席，隨着人口結構的變化，當局預計香港的死亡人數在未來20年將會持續上升。以我們有限的土地資源，依靠新骨灰龕位的供應來處理骨灰，顯然並非可持續的辦法。長遠而言，為了回應市民對處理骨灰的設施和服務的需求，政府既要加強對私營骨灰安置所的規管，並要設法增加骨灰龕位的供應，更應致力宣傳和推廣綠色殯葬，鼓勵市民在紀念花園和海上撒放先人的骨灰，務求達到移風易俗的功效，才是治本之法。主席，基於上述的考慮，我和經民聯的同事將會支持通過《條例草案》及政府提出的各項修正案，同時反對陳志全議員、張超雄議員、羅冠聰議員及梁國雄議員提出的相關修正案。

主席，《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因上屆立法會有議員"拉布"而未能恢復二讀辯論，我和自由黨都感到十分可惜。現時市場上關於骨灰安置所的信息非常混亂，不時傳出立法後供應劇減，以致私營骨灰龕位售價會越來越貴，所以有必要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作為兩屆相關法案委員會的委員，我必須多謝兩屆法案委員會的主席，還有勞苦功高的食物及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黃淑嫻女士，當然還有法律顧問和秘書。

主席，自由黨歡迎《條例草案》，為香港私營龕場提供法律框架和發牌制度，加以規管。事實上，這是一項全新的法例，牽連甚廣，而且頗為複雜，兩屆法案委員會花了接近3年時間進行討論。政府今次提交的《條例草案》與上屆提交的內容大致相同，只是把上次的547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全部先加入《條例草案》內。過去本港欠缺監管私營龕場，以致有關場所在社區不斷擴展，不知不覺衍生許多民生問題。因此，我們有必要正視和處理有關問題。

過去，我曾在許多場合指出，委任退休法官擔任上訴委員會的成員是適當及可取的做法。

我們仍然未知道，有多少個私營龕場最終會因補地價問題、業權改變等而要結束營辦，繼而會否導致大量龕位需要遷移。

上述都是《條例草案》的最大隱憂。我奉勸當局必須未雨綢繆，對於一旦未能通過發牌條件而結業的龕場，政府必須設立有效的機制，提供足夠的暫託龕位，協助市民解決龕場結業後的骨灰安置問題。政府亦要研究，一旦出現私營龕場結業而對消費者造成損失時，如何讓消費者有效追討損失。自由黨建議，政府可以仿效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向經營者收取一定費用成立基金，墊支消費者需支付費用的一定比例，使他們能夠安置先人的骨灰。歸根究底，單靠這項《條例草案》不足以解決現時龕位嚴重短缺的問題，當局必須履行承諾，興建足夠的公營龕位，滿足不同市民的需求。當局多年前承諾以地區為本處理有關問題，即"區區都有龕場"，並指已經在18區物色到24幅用地，可供發展龕場。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早前指出，經過多輪技術性評估及諮詢區議會，14個選址已有進展，估計可以合共提供59萬個新龕位。我當然歡迎有關進度，但事實證明"區區都有龕場"的目標難以落實。

所以，我認為當局應該加強綠色殯葬服務的推廣工作，讓更多市民接受和使用有關服務，從而減輕對龕位的需求。最後，我想總結自由黨對數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的看法。其實，4位議員的修正案大同小異，主要都是想擴闊有資格領取骨灰人士的定義。張超雄議員和羅冠聰議員的修正案比較具體，目的都是讓在香港以外的司法管轄區與死者締結婚姻、民事伴侶或民事結合的同性伴侶，合資格提出要求領回死者的骨灰。張超雄議員更在"親屬"的定義加入上述寫法，間接令香港法律出現承認同性婚姻為親屬關係的缺口。無論如何，兩位議員的修正案，均明顯與香港社會共識及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基礎相違背。此外，我同意政府的說法，根據《條例草案》現有條文，在香港以外地方與死者結婚的同性伴侶，已可藉a "獲授權代表"、b "遺產代理人"或c "安放權的買方"的身份提出申索，要求交還死者的骨灰，而有關身份不需要申索人與死者有任何血緣或婚姻關係。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亦可行使酌情權，按其認為合適的任何方式，處置該等骨灰，包括把骨灰交給與死者在香港以外地方結婚的同性伴侶等。其實，政府今次已經多行一步，提出修正案，加入"相關人士"為"訂明申索人"的新增類別，為《條例草案》提供更多彈性，利便更多與死者相關的人士，包括同性伴侶，領回死者相關物品連同骨灰。至於當局把"相關人士"定義為a在緊接該死者逝世的日期前，與該死者在同一住戶內生活的人；及b在該日期前，與該死者在同一住戶內生活最少2年的人，我和自由黨也認為是折衷的做法，避免了過闊的定義。

主席，香港土地寸金尺土。多年以來，房屋供不應求，樓宇價格飆升，小市民要置業安居，已經不容易。事實上，陽宅價格高企，陰宅也不遑多讓。公營骨灰龕位供應有限，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的8個公眾骨灰安置所，提供約21萬個的公眾龕位基本上已全部配售，只餘小量供市民申請。輪候公營龕位就如同輪候公共房屋一樣，苦候多年，先人才有望得到一個龕位安放。雖然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及一些宗教團體管理的墳場也有提供龕位予公眾申請，但同樣亦是差不多已全數配售。

一個私營龕位售價少則十數萬元，多則數十萬元，風水好位甚至聽過可以達天價過百萬元，普通市民根本難以負擔。因為私營龕位市場潛在利益龐大，私營龕場紛紛湧現，由於欠缺規管，私營龕場處於"無皇管"的狀態，很多都是違規經營，有些違反地契，有些非法佔用政府土地，更有些是位處民居，這不單對附近居民造成很大的滋擾，對購買這些龕位的市民也是毫無保障。因此，政府立法規管私營龕場的營運是有必要的，我非常支持，這亦是普遍市民的期望。將私營龕場納入規管，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政策改變。如何在規範化的過程中，盡量減少對市民的影響，減低市民的憂慮，是政府一項重要的工作。事實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即將於立法會審議，完成立法程序後，不少市民擔心立法後會出現18個月的真空期，沒有龕位出售，而急於購買龕位。另一方面，也有業界人士估計，在《條例草案》通過後，全港半數私營龕場將會因不符合發牌條件而遭取締，大約20萬至30萬個龕位因而受影響，而可能需要重置。固然，最終受影響的龕位數目，仍有待日後條例落實後方能確實。但是，對於一些已經將先人骨灰安放在私營龕場的市民來說，難免會非常擔憂，究竟安放先人骨灰的龕場能否獲得發牌；如果不獲發牌，先人的骨灰又可如何重新安置；在現時龕位緊絀的情況下，他們又能否順利為先人尋找到新龕位，新龕位的價錢會否水漲船高而令他們無法負擔。

政府已經表示在未來數年會持續增加公營龕位的供應，預計至2021年最少有13萬公營龕位可供配售。華永會和宗教團體管理的墳場在未來3年亦會有約60,000個龕位供應，而食環署在未來兩年亦會提供大約65,000個暫存骨灰位。然而，有別於住宅居所，龕位的需求只會不斷累積，而極少會出現流轉。根據統計，香港每年的死亡人數大約為4萬多人，當中九成都是選擇火葬。因此，社會每年對龕位的需求仍然為數不少，如果再加上因私營龕場不獲發牌而需要重置的龕位，新增的公營龕位數目能否滿足這些需求，確實令人憂慮。我也明白，政府在過去數年相當努力地物色合適的地方興建新的龕場。但是，龕場對於社區而言，始終是一種典型的"不要在我後院"、有需要但不受歡迎的設施，每個人均有需要，但沒有人想這設施出現在自己身邊。要如前任特首曾蔭權先生所言，18區區議會均要覓地興建龕場，無疑是主觀的願望，要實現是完全不容易。當然，政府近年積極推行綠色殯葬，鼓勵市民在紀念花園或海上撒灰，作為處理先人骨灰的方式。這方面的工作，我亦相當支持，這樣做對緩解社會骨灰龕的需求也有幫助。但是，畢竟要改變市民既有的風俗習慣並不容易，移風易俗是一項長時間的工作，在短中期而言，社會對龕位的需求仍然會持續增加。因此，綠色殯葬的推廣固然需要加強，但加建龕位的工作也不能懈怠，希望政府能夠繼續平衡各方意見，覓尋適合的土地，增加龕位的供應，滿足社會對龕位的持續需求。主席，今次的《條例草案》，原本應該在上一屆的立法會進行審議，但因在審議《2016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時遇到漫長的"拉布"，令2014年《條例草案》未能在去屆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而需在今屆立法會重新啟動立法程序，虛耗了時間和資源。今次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與上屆提交立法會的2014年《條例草案》大同小異，納入了上屆已經達到共識的修正案，以及作出一些技術性的修訂。在今屆法案委員會審議的過程中，政府也接納了一些委員提出的意見，作出了修正。因此，政府所提出的修正案，我作為法案委員會的委員，是會支持的，亦希望《條例草案》能夠盡快獲得通過，將私營龕場的運作納入正軌。立法之後，我們亦需要就條例的實施情況，及時檢討成效，作進一步的完善。主席，有些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建議擴大"親屬"或"相關人士"的定義，將之包括在香港以外結婚的同性伴侶。我想指出，承認同性婚姻與否在社會仍然存在重大的爭議，未能取得共識。我認為，應在這議題取得社會共識後，才一次過對全香港的相關法例進行修訂，而不應該在個別的法案中提出修訂，這會令香港的法例出現不一致的情況。政府亦在《條例草案》中加入"相關人士"為"訂明申索人"的類別，其實已經照顧了有關人士的需要，因此我不會支持這些議員同事提出的相關修正案。

主席，我以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以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的身份，發言支持盡快通過《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由於我有親人近日離世，所以要經常出入紅磡殯儀館一帶。我在世界殯儀館的辦事處，看到一袋袋以藍色袋盛載的骨灰。這些都是辦完白事後，未有位置安放的先人骨灰。

今天終於恢復二讀的《條例草案》，本應在上屆立法會會期內已完成審議工作，但由於各種原因無法在上屆處理。

政府自2010年開始擬認真處理私營骨灰安置所的問題，至今已經7年，我們知道政府付出很大努力。現時公營龕位嚴重短缺，私營龕位亦出現種種問題。

紅磡本身固然是一個重災區。

在九龍區已發出的75個殯葬商牌照當中，紅磡區便有61個，佔全九龍區八成以上。再加上無牌經營的情況，包括巧立名目的殯葬商鋪及私營龕場，殯葬經營者總數超過100多間，數字相當驚人，對街坊構成滋擾和擔憂，使他們永無寧日。紅磡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顯示，紅磡區被列為"住宅4"地帶。根據大綱圖的《註釋》，"甲類4"地帶並不容許作殯儀服務中心、殯儀設施、殯儀館或靈灰安置所用途。雖然法例已表明禁止上述用途，但正如我剛才提及，紅磡確實淪為重災區，違規私營龕場遍地開花。

我們確實需要盡快立法規管，從而處理現有法例的真空或灰色地帶，解決我們一直無法處理的問題。

我明白通過《條例草案》，並不等於可以解決所有私營龕場不良營運所產生的問題，但有規管總比現時"無皇管"的亂局好。因此，民主黨議員支持二讀，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令私營龕場市場受到規管及重回正軌。

在《條例草案》通過前一段不明朗的真空期，或在發牌過程未正式完成之前，部分市民可能會恐慌性買入龕位。

食環署必須加強宣傳和教育。屬"表二"的龕場，理應不符合發牌條件。

歸根究底，私營龕場出現亂象，根本上源於公營龕位供應不足。

我要申報利益，我的母親正輪候公營龕位。

雖然政府的文件顯示，未來兩年供應欠奉，輪候者要等到2031年，才有數十萬個新龕位提供；文件亦指出目前有8個項目，共45萬個龕位得到相關區議會支持。

建制派理應支持政府；若要支持政府便要得體，不應閃縮。

我們希望這有助稍為紓緩現時未能解決的問題。當然，我也很同意最終仍要盡力推廣綠色殯葬。作為事務委員會主席，我亦曾在事務委員會上促請食物及衞生局，為議員盡快安排參觀綠色殯葬的具體情況。其實立法會曾就開設紀念花園及出海撒灰批准撥款。目前未必很多議員有機會參觀，我們希望邀請局方與我們一同前往參觀，以及向公眾推廣綠色殯葬。

雖然《私營骨灰龕資料》有點複雜，但總算有參考價值，起碼可以提醒市民購買龕位前應先查閱"表一"和"表二"。

《條例草案》本應已獲得通過，但最終要到今天才能恢復二讀辯論。公民黨會支持《條例草案》二讀，並藉此機會衷心感謝民間團體一直以來的努力。主席，雖然公民黨今天會支持《條例草案》，但我也希望指出我們認為《條例草案》中應予留意和進一步完善的地方。首先，我要談談有關截算前骨灰安置所登記冊內所載資料的要求。根據《條例草案》，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擁有相當大的彈性，可要求個別申請各類指明文書的骨灰安置所將不同資料載入登記冊，但這彈性並不受法律條文所規限，即並無法律條文就有關資料作出規定，以訂明違反條文可招致刑事責任。

政府當局表示，局長會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的演辭中承諾，發牌委員會只會要求將必要的資料載入登記冊。我同意現階段當局未必能夠完全決定哪些資料適合列入法例，因此我亦同意政府的做法。

在龕場為更新登記冊而向發牌委員會提供資料的時限方面，亦有同樣的問題。

不過，局長承諾，發牌委員會在運用有關彈性時，會給予龕場合理的時間提供資料。

主席，現在做香港人可謂"生無安居之所，死無葬身之地"。

香港現時每年平均有46,000人死亡，當中超過九成均會選擇火葬。以去年為例，選擇"綠色殯葬"的少於5,000個。所以，如果想移風易俗，仍需繼續努力，但骨灰龕位供應卻遠遠追不上需求。

當局尚未向立法會提交《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前，已出現很多骨灰安置所，龕位更是奇貨可居。互聯網上有放售龕位，其中沙田有私營龕場一個可安放3位先人骨灰的龕位是348萬元，1個單人位最高叫價是115萬元，即使你有錢買這些天價龕位，也未必有保證，因為根據發展局的數字，截至去年12月底，香港總共有153個私營龕場，當中123個被列入"表二"。就是溫馨提示你，龕場既不符合土地契約用途限制或法定城市規劃規定，又或非法佔用政府土地。政府估計，立法後會有8萬個這些無牌龕位被取締，即是說，可能有8萬個先人骨灰會被迫遷。可是，業界的估計與政府有異——當然，當中可能包含"水分"——他們估計最多涉及20萬至30萬個龕位，較政府估計的8萬個多出數倍。一旦真的有這麼多不合規範的私營龕場不獲發牌而倒閉，問題確實非常嚴重。民間關注骨灰龕的團體亦希望我在此提醒政府面對現實，政府估計有8萬個龕位會被取締，但如果屆時真的發覺數目大很多，又會怎樣？會"將貨就價"，盡量寬鬆處理，還是會嚴守標準？

政府必須作出承諾和確認。事實上，我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也曾提出一些疑問，例如新界的村屋或丁屋，本應作住宅用途，如果容許這些已經作為私營龕場的丁屋或村屋申請規範化，是否會偏離政策？當局表示，一般而言，新界小型屋宇租契的用途條款註明"非工業"用途。政府相關部門和發牌委員會在考慮申請時會顧及多項因素。

前特首曾蔭權當初提出18區每區也應考慮興建龕場設施，我其實是支持的。當然，說就容易，到地區諮詢，無論是居民或區議會，也有一定困難，這亦涉及文化習俗的問題。我曾到訪日本的龕場，他們稱為靈場，所有寺廟均為靈場，有些擺放在外面，有些則放在裏面，與他們的生活可謂渾然天成。

但是，大家看看那些豪宅區，例如跑馬地可看到墳場，對樓價卻沒有甚麼大影響，只視乎大家是否習慣，以及能否接受而已。

例如未來推出新龕場時，可以撥出一小部分地方實施預約拜祭。

如果入伙前條款已這麼訂明，沒有龕位時，人們便自然要這樣選擇。正如我經常建議在未來的新龕場，真的可以在部分地方進行試驗計劃，限制骨灰的擺放年期。

新的公營龕場可否訂出擺放年限？

我曾聽過一些師傅稱某地方為百歲殿，把骨灰擺放10年或放至死者100歲便要取走，骨灰無論撒掉或以其他方法處理也可。

此外，很多朋友提出在法例生效後，會出現私營龕位供不應求的空窗期，同時亦會有龕場因為不獲發牌而結業。我剛才說過當局有8萬個暫存位，但民間估計在最嚴重的情況下需要30萬個位，究竟如何安排？政府要做好兩手準備。剛才陳淑莊議員亦反映一項意見，就是這8萬個位就好像一個倉般只作擺放，不可以供人拜祭，那麼可否找地方讓人拜祭？其實，擺放骨灰和拜祭是兩個問題。我剛才所說的"大吉利是"或不清潔，以及交通的影響，現在有人說政府是否需要考慮連牌位都要規管。

不過，我想這是未來的問題，政府要多加留意如何處理，但如要立法規管牌位，這便太"惡"了，在3年後作檢討亦未必能夠做到。此外，希望政府在《條例草案》通過後，真的要執法，要加強人手執法。有人建議政府應要加強巡查，甚至與海關合作"放蛇"，監察那些營運者，杜絕在未獲發牌前的不法銷售行為，又或是違反申請豁免條件的情況。此外，現行的《條例草案》並沒有對代理或銷售者作出規管，以至現時的代理人或銷售者沒有任何法律上的責任。任何人也可以銷售或幫助推銷龕位，而回佣亦相當可觀。我亦希望政府在過程中也監察事態發展，在未來3年檢討時，會否考慮加入規管代理人或銷售者？

剛才有議員說某些政黨曾阻礙政府在區議會的工作，其實我覺得家家有求，一些區議員當然可能會因為有居民認為興建龕場會影響樓價及租金，因而作出阻撓。但是，無論是哪個政黨，如果從大眾的角度來看，其實也不應過於刁難，否則當局諮詢18區後，只能興建少許龕位，那便浪費了大家的時間。此外，很多議員也急不及待表達對修正案的意見。今次政府把過去大部分修正案都納入藍紙草案，唯獨是上屆的何秀蘭議員提出有關海外同性伴侶是否有權取回其伴侶骨灰的修正案，政府並沒有接納。我記得上次政府甚至反對，不過上屆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批准提出這項修正案，讓議員討論。

由於時間關係，在稍後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辯論這些修正案時，我再會向大家解釋。其實，提出領回骨灰，是鑒於過去曾有無良經營者，又或在《條例草案》通過後一些龕場不能再繼續經營。領回骨灰安放是一個很卑微的要求，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無論是政府或議員提出修正案，也是想開方便之門，尊重死者，亦尊重死者的相關人士，讓他們可以領回骨灰，而不是要改變大家對家庭或同性婚姻的觀念，這點大家言重了......

主席，首先我要多謝法案委員會主席及各位同事，特別是政府的同事，大家都知道《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的審議已經歷數載，我經常看到首席助理秘書長黃淑嫻星期六、日都加班，非常辛苦，我要多謝他們的努力。

說來說去，都是土地供應問題。骨灰龕位供不應求已纏繞我們多年，有同事剛才提到上屆特首說過要"區區有龕場"，當時我是區議會副主席，聽到特首這話，我非常懷疑是否可行。

葵青區居民的骨灰可否安放在葵青區？

希望大家明白，大家都不想再聽到"生時無屋住，死後無位葬"的說話，因此各黨派同事應更理性處理公營龕位的供應問題。公營龕位長期供應不足，而且剛才有同事說，決定是否得到龕位是靠抽籤而非輪候，因此該名很喜歡開玩笑的同事又會經常說："生時不能中六合彩，死後也不能抽到龕位"，情況很糟。

在2014年，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但很可惜，無論政府官員及立法會同事如何努力，經過兩年審議，去年因為有1名同事為了阻止香港醫務委員會的改革而"拉布"，因而亦拖垮了該項《條例草案》。今天終於有機會恢復二讀，我們定必支持。

有報道甚至指出，6個月成立發牌委員會，加上3個月接收申請書，再加上不知多少個月審批發牌，最終應該要18個月後才會再有龕位發售。

就這真空期問題，我特別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時去信要求政府提供補充資料，後來亦曾與政府會面。

理論上，如果發牌委員會在法例生效6個月後成立，最好第七個月便能處理發牌申請，縮短真空期。

政府一定要清楚告知市民，不要胡亂購買龕位。

"我也有認真地聽，看那人有否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但很難指他違反該條例，因為政府從未公布真空期有多長。他說有10多個月，這數目真的可以計算出來。所以，政府必須發出清晰的信息。

所以，希望政府將真空期盡量縮短，希望局長稍後能夠回應我們這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政府要推出不同的解決方法，包括推廣綠色殯葬等。

我亦想藉此機會談談工聯會議員的投票立場。

因此，我們希望在處理誰人有權領取骨灰的問題上，能夠盡量方便他們，減少爭拗。

關於議員同事的修正案，包括他們對"親屬"定義的修訂，或在條文中加入優先次序等，我們認為這方面需要取得社會共識，並進行更充分的討論。因此，我們決定支持政府的建議，這並不表示我們認為同性伴侶無權替其伴侶處理骨灰或後事，我們只是認為，在"親屬"定義上，大家需要有更清晰、更詳細的討論，然後讓社會建立共識。我們認為政府現時的做法比較可取，亦顧及有關人士的需要。我們會支持經政府修正的《條例草案》。

現時會議廳內一位民主黨議員也沒有，但我希望稍後會有民主黨議員聆聽我的發言，特別是黃碧雲議員，因為我會作出回應。不過，我會先討論今天這項《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

無論是和合石墳場或是將來的沙嶺墳場，北區區議會都很支持政府的擴建計劃。

因此，我希望食物環境衞生署和食物及衞生局能夠與地政總署商討，如何協助將來獲發牌或合法經營的業界，令那些等不到公營龕位而要購買私營龕位的家屬會有較好的安排。

有街坊告訴我，他已抽過數次，合共等了七八年，最終也是眼睜睜看着很多新推出的公營龕位被其他人抽了，原因是現時公營龕位的抽籤制度並不是先到先得，也不是像公屋般可以輪候，而是每次都要重新抽籤。因此，我建議政府改善這個制度，包括加入計分制，讓一些曾抽籤但抽不到的申請人可以加分，或是在第一次抽不到之後，可在第二次抽籤時獲兩次抽籤機會，甚至在第二次也抽不到時，還有第三次抽籤機會。

雖然暫時未有新的公營龕位供應，但如果政府能夠在新的龕位推出前完善有關法例，訂明相關的規矩，我覺得對市民也會有幫助。

我們並不像有些政黨般盲目反對，但我們也不是盲目支持。當政府要在地區推動龕場的擴建計劃時，我們會先研究該計劃對附近的居民和持份者有何影響，並收集他們的意見，然後再與政府討論所涉位置可否稍作改善。

這是民建聯實事求是的作風。

其實，我當初與居民商討支持政府的擴建龕場計劃時，亦聽到市民對我說過類似的話，我覺得很有道理，因為所有人終有一天會離開這個世界。

我曾翻查紀錄，顯示2016年綠色殯葬的申請宗數為4,904宗，較2012年的2,814宗增加了1.74倍，但我相信政府也會認同這只是一個小數目，相對於今天龕位的需求而言，這真的微不足道。所以，藉着今天的立法會會議，如果全港市民和區議會均有收看的話，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實事求是。

主席，首先，我要對黃碧雲議員的言論表示遺憾，因為她會令正在收聽立法會會議直播的市民對整件事情有所誤會。就此，劉國勳議員剛才已作出澄清，而我亦想再次重申，我認為我們作為議員，必須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如果沒有證據，便不應該"隨口噏，當秘笈"，因為這是不負責任的表現。主席，香港是一個主要由華人組成的社會，家庭觀念相當強。

我太太的骨灰放在家裏已經一年又一年，每次都等政府的龕位抽籤，但我真的沒有抽籤運，每次都抽不中。"由這個個案可知，現行制度確實有不合理之處。最近終於迎來了好消息，這位長者告訴我："李議員，我終於抽到了！

最終，可能由於制度的不完善，加上他們沒有調查清楚，便招致金錢損失，而最悽慘的是，有時候甚至連先人的骨灰也賠上。

值得留意的是，有123間私營龕場列於"表二"，即它們涉及違反地契條款、規劃用途或佔用政府土地等問題，而問題仍未解決。

主席，紅磡是一個重災區，全港有超過五分之一的私營龕場在這地區經營。

此外，有居民投訴，在進行拜祭後，很多祭品往往被丟在後巷，令該舊區的衞生環境變得更差。再者，困擾居民的還有噪音。

居民每天，以至無時無刻都聽到這些聲音，精神實在飽受困擾。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曾在2015年在紅磡區進行問卷調查，當中有超過九成居民表示，私營龕場的存在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困擾，而且情況非常嚴重。

民建聯早年已經提出，希望政府在進行規劃時處理這問題。當然，這並非高局長負責的政策範疇，但對於政府長期沒有就這些過時或污染性的規劃作出思考和檢視，我表示十分失望。

究竟哪一區肯接受？

除了搬遷"大酒店"外，還有其他配套措施，例如花店等其他相關事業，究竟要怎樣處理？這些事情必須在進行規劃時一併考慮，但我至今仍看不到政府把如何處理這些污染性規劃列入發展局或規劃署的議事日程，我希望局長可以把這個信息帶回去。我亦要求本屆或新一屆行政長官定期檢視處理舊區規劃、污染性措施的政策，否則無論當區居民進行多少次請願，甚或議員在議會提出多少項議案，也無法提供任何實質幫助。

主席，我記得前特首曾蔭權曾經提出，18區都要有龕位供應。政府當時豪言要興建90萬個公營龕位，在18區揀選了24個興建地點。至今，鑽石山及長洲兩個地點的項目基本上已經完成，但只提供2,500個龕位，坦白說，進度實在太慢。我知道當中存在不少困難，可能有些區已經答應進行，但不知是因為金錢還是政策方面的問題，以致未能"上馬"。

如果我的理解錯誤，希望局長稍後澄清，亦希望他告訴大家，政府未來增加"經濟型"龕位的時間表及路線圖。主席，我當然很希望《條例草案》盡快獲得通過，以保障消費者權益，並透過發牌規管，減低私營龕場對市民的影響。

主席，我發言支持《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來遲了1年，本應早在2016年7月份已獲通過。

2008年我剛成為立法會議員，提出的第一項口頭質詢，便是有關私營骨灰龕場和殯儀業的發牌制度和法例問題。

區內居民最希望陰宅和陽宅分開，這是十分基本的住屋要求。

這比雷曼事件更悲慘；對華人來說，為盡孝道，好好安葬先人十分重要。可悲的是，對普通家庭來說，10萬元、20萬元已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如因為處理龕場發牌事件的問題，製造出更多龕位用家的苦主，這絕非我們所願。

這便是陰宅和陽宅共存所造成的死局。

以往任由龕場賣廣告，黃金龕場便是其中一個例子。

因此，我絕對不希望申索人為此事打官司。

我認為這項修訂可取，可視為一種妥協，無須牽涉親屬的定義或更具爭議性的同性伴侶定義。

這是一個折衷的方案，我認為值得考慮。

《條例草案》涉及婚姻的定義，因而亦觸及其他眾多條例中涉及婚姻和配偶的定義，也關乎權益的問題。

我十分認同政府的建議，有助將爭議減到最少。

我亦呼籲同事支持政府的方案，令《條例草案》順利獲得通過。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期望《條例草案》能盡快獲得通過。

代理主席，香港慣常被人說是地少人多，於是我們在生時，不夠地方居住，死後亦無葬身之地。其實，現屆特首上場時說得很清楚，香港不是缺乏土地，而是缺乏土地規劃。我們現時陽宅用的土地，只佔香港土地的7%，陰宅當然是更少。但是，無論陽宅或陰宅都不足夠，而到了今天，出現了一種怪現象，就是以呎價計算，陰宅比陽宅更貴，正如剛才數位議員表示，一個骨灰龕位竟然超過100萬元。

政府多年來採取放任態度，即使看到社會需要，卻完全不肯面對，結果造成今天的局面。其實，2015年《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五號報告書》已清楚說明，龕位的供應嚴重不足。每年有四五萬人去世，火葬佔大部分，每年需要的龕位大約4萬個，但供應根本完全追不上，公營龕位更不用說。

前年，審計署亦提出過同樣的警告。

不過，這只是寄望，我們未知道在兩三年後，這會否成為事實。公營龕位提供不足，大部分市民只能向私營龕場尋求解決。很不幸，這些私營龕場大部分都違反現行的有關規劃、土地及樓宇安全的規定。這真是一個大笑話，長者在生時輪候長者院舍，直到過世也無法入住，而去世後又要輪候龕位，又是要依靠私營機構。

很多私營龕位違規，漠視附近居民的居住環境、綠化環境，忽略交通配套設施，而相關部門亦不配合執法，令環境得以改善。在2010年，發展局就私營龕場訂定兩個列表，"表一"的私營龕場符合土地契約及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規定，沒有非法佔用政府土地，但這些龕場只佔150多家內的30家。當年"表二"只列出52家霸佔官地或違規的私營龕場，但現在違規的私營龕場已由52家增至123家。

但是，忠和精舍並無理會，在申請期間照常運作，如常僭建、擺放龕位、招攬生意、收取費用，先破壞，後申請，不遵守地政總署或屋宇署的清拆指令，不符合城市規劃、建築安全、消防安全、環境衞生、環境保護、土地契約等所有要求。不過，在忠和精舍申請期間，所有相關部門都表示無法處理，容許它申請，於是它便不斷申請、拖延，不斷做生意、收錢。

這些情況，我不需說太多，因為每位地區直選議員都必然面對相關投訴。

今天，我們絕對同意盡快通過《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

我當然支持恢復二讀，亦希望《條例草案》盡快獲得通過。不過，《條例草案》通過之後，我們有數點擔心。

如果我們容許違規龕場獲得特赦，或訂立不溯既往的先例，讓現有的龕場獲得豁免，我們覺得這做法不能接受，執法必須嚴謹。第二，執法的後果是有龕場可能要關閉，正如陳志全議員所說，業界估計有二三十萬個龕位可能受到影響。如果龕場一旦倒閉，消費者可以怎樣追討賠償？我在此呼籲所有已經購置龕位，尤其是"表二"列出的違規龕場龕位的消費者，一定要保存所有文件。如何應對消費者追討賠償，當局一定要有所準備，否則當他們領取骨灰時，我恐怕可能真的會秩序大亂。而且，領取骨灰後，可以安放在哪裏呢？會否有一些過渡安排？我認為政府在立例的過程中，不能完全不理會這些情況。

我們主張綠色殯葬是出路之一，亦希望這成為一個主要出路。然而，很可惜，相對於整體死亡人數，不足10%的先人家屬會選擇綠色殯葬。根據申訴專員的報告，2015年選擇綠色殯葬的先人家屬只佔8.7%，不足5,000人，只有大約4,000人。

為何多年來這方面的工作仍然成效不彰，無法令更多比例的香港人可以選擇綠色殯葬？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責無旁貸，需要檢討。

在這方面，我在動議修正案時，會再作詳細解釋。

《條例草案》獲通過後，究竟能否達到其立法目的？

不過，政府卻非常樂觀地估計受影響的龕位只有約8萬個，並表示當局可以安置有關骨灰，不會有問題。我希望政府能夠更積極地處理好相關事宜。中國人對殯葬事宜非常重視。

現時有很多骨灰仍然放置在殯儀館內，輪候遷入政府的骨灰安置所，過程困難重重。

如果沒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發言答辯。

雖然先前的《條例草案》最終因另一項法案被"拉布"而未能恢復二讀，但我們已把上屆立法會法案委員會經兩年審議後與政府達成共識的547項修正案，納入了在去年11月向今屆立法會重提的《條例草案》中。今屆立法會再次全面、深入並仔細地審議了《條例草案》背後的政策及各項條文。我感謝今屆立法會法案委員會主席陳克勤議員、副主席陳淑莊議員及另外30多名議員、立法會秘書處和法律顧問團隊為審議工作所付出的努力和時間，亦感謝其他的團體和人士，在過程中向我們表達了很多寶貴的意見。我們考慮了這些意見後，進一步制定了《條例草案》的修正案。我在稍後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後，會就修正案詳加闡述。

透過《條例草案》，香港首次引入規管私營骨灰安置所制度，以期有效地：a確保受規管骨灰安置所遵行相關的法定和政府規定；b加強保障消費者權益；及c協助業界以可持續的模式營運及發展。然而，我們不可能百分百預見這些現存骨灰安置所在《條例草案》落實的初期會作出的調整，所以《條例草案》的一些條文需要留有彈性。期望《條例草案》能一次過解決所有可能出現的規管問題，是不切實際的。我感激法案委員會對此表示理解，並同意現時《條例草案》的安排，唯前提是我需要在今天這篇演辭中作出若干回應。我現在逐一闡述有關回應。第一，適時的檢討。《條例草案》的條文十分複雜，涉及的層面及範圍既深且廣。有不少問題和可能出現的情況，或者在實踐後才能更具體和明確地掌握。為此，我們會密切監察《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的實施情況，並在有需要時就《條例》提出修訂建議。我們承諾會在《條例》實施約3年後對其進行檢討。事實上，若有緊急需要，我們可能需要更早與立法會磋商解決方法。第二，法案委員會部分委員建議，發牌委員會應考慮將指明文書申請的資料上載至發牌委員會的網站。我們備悉此建議，並會轉達給發牌委員會。

這做法有助消費者獲取資訊以更好保障自己，免被營辦人指已獲批准可合法出售龕位的不實聲稱所誤導。

部分委員關注到，有關的規定不會在法例明文列出；然而，有關違規後果屬刑事違法，是嚴重的，但亦認同條文需具一定阻嚇力。我感謝法案委員會理解政府當局所面對的兩難的局面：一方面，把有關規定詳列在法例內，能具體化、明確化相關的規定；但另一方面，或許會掛一漏萬，令發牌委員會無法處理我們今天未能預測到的情況。在顧及有關考慮後，法案委員會最終對保留原有條文不持異議，以容許發牌委員會根據不同個案的具體事實及實際情況作出規定，並在汲取經驗後適時優化有關安排。法案委員會亦同意，有需要為有關違規行為引入刑事法律責任，以收阻嚇作用。由於有關刑事責任的判決會由法庭處理，法庭可擔當把關角色，決定檢控理據是否充分及相關罰則懲處是否適當和相稱。若將來就上述安排有進一步發展，或遇到任何執行上的困難，我們會適時向相關事務委員會簡報有關情況。法案委員會同時亦關注關乎宗教骨灰塔的安排，但希望更清楚了解民政事務局就上訴及有關機制運作的構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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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